主席，早上當然要叫喚大家回來聽我發言了。

然而，即使我未能參與審議有關的法律問題，我與很多香港市民也清楚明白，《條例草案》在法律依據和憲制基礎上，存有大量不清晰及不理想的地方。在這項如此重要的《條例草案》，如果政府竟然在基本問題上也犯下錯誤，相信我作為立法會議員，有充分理由要特別謹慎地進行審視。然而，我留意到，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有別於其他法案委員會，而政府的態度亦相當不合作，有別於它在其他法案委員會的表現。政府當局完全無意因應委員意見修訂《條例草案》，對《條例草案》的涵義和適用範圍的解釋經常不一致，又以"擠牙膏"方式交代運作安排詳情。

我並非責怪在座的秘書處同事，因我知道審議工作相當費時，我也明白準備會議紀要亦需耗用很多時間。我提出這事，並非為了"追債"，因為據我理解，官員答覆馬虎，相信立法會秘書處同事在撰寫會議紀要時也無從入手。可是，日後當會議紀要備妥後，我相信它是一份歷史紀錄，讓公眾一目了然，得知政府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一方面製造更多問題和危機，另一方面又迴避處理法律問題。委員在審議過程中，難以跟進上次會議的關注事項，這困難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此期間，主席——我不是指大主席你，而是指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多次劃線，又任意作出時限裁決，扭曲議員問題，經常引導官員作答，陳帆局長當然很高興......

政府雖然知道《條例草案》有極大爭議，卻不考慮延長審議時間，反而主動配合草率審議。這種處理《條例草案》的方式，實在有違《內務守則》第21i條有關要充分商議法案的規定。法案委員會主席只希望盡早通過《條例草案》，即使明知《條例草案》生效後，可能出現民事或刑事法律爭議而引申各種問題，但仍然不容許本會提出相應建議，並阻止法案委員會履行仔細商議《條例草案》條文的責任。最後，立法會如通過這項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實有違每位立法會議員就任時的誓言。因此，我認為在現階段將《條例草案》中止待續，是臨崖勒馬的做法，亦可以阻止立法會鑄成大錯。

但是，事與願違，立法會未有及時監察政府的施政，今天反而要二讀一項存有法律疑點的《條例草案》，變成政府的"啦啦隊"，令我實在愧對選民。昨天，民主派議員聯署去信主席，表示不滿就《條例草案》辯論設時限。主席相當有效率，今天立法會會議開始時，議員已經收到經主席指示秘書處作出的回覆。主席的回覆令我更確信及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主席，我要澄清，我不是質疑你的裁決，而是引用你的裁決進行論證。

不論包裝成為引述也好，質疑也好，針對主席的裁決作出討論是不恰當的。

我要引述主席的覆函，才能說出我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的理據。"立法會主席的職權亦不包括裁定政府提交的法案是否違反《基本法》"。

主席的確不能裁決法案是否違反《基本法》，但當一項法案的憲制法律地位存疑時，這項法案本身是否合乎規程呢？這項不合乎規程的《條例草案》，主席仍然交付本會處理，還搬出似是而非的藉口，賠上立法會的憲制地位及聲譽。我們是否真的擔當得起？

簡單而言，我覺得當局其實迴避了一項關乎本會立法權限的關鍵權力。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事實上，《條例草案》多項條文與《基本法》規定相違背。試問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立法會豈會有權力審議《條例草案》？主席，雖然你沒有選民授權，但我有。我是在直選下，由很多市民支持進入立法會的，為的是捍衞選民的權利。所以，我今天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動議中止待續的議案。主席，我支持將《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是因為《條例草案》的草擬本身出現重大問題。其他議員也批評《條例草案》有很多"創意無限"的法律概念——我必須以"創意無限"來形容。

《條例草案》詳題引申出更多問題。

關於《條例草案》第31a條，根據《合作安排》第三條訂明的事項，即屬保留事項。

其實，我本來提出了修正案，但給主席否決了。政府一廂情願，以為參照《合作安排》的條文便可以理解何謂保留事項，但其實令人更覺複雜，連政府的法律官員亦表示複雜。

主席，規程問題。

真可笑，反而涂謹申議員聽得清楚。

請政府到街上問問，有多少市民真的明白現時《合作安排》的內容？有多少人真的明白何謂保留事項？

雖然我知道《條例草案》很可能會獲得通過，但我作為議員，必須以比較宏觀的角度向一些有權力的人說出我心中的看法。第一，我認為《條例草案》和有關安排違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理念和初心。

我認為《條例草案》一旦通過，會影響"一帶一路"的實踐，而"一帶一路"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寄望，關乎香港的利益。

昨天與今早我有聆聽辯論，留意到主席多次打斷議員的發言，指他們離題。

如果說議案的目的純粹是想換取一些時間，讓政府有多些時間考慮、多解釋法律上的爭議，以及全面處理受影響人士的問題，我也同意討論範圍狹窄。

雖然政府用大量的制度及程序來包裝"一地兩檢"的安排，但如果我們像剝洋蔥般把《條例草案》逐層剝開，便會發現只有"黨大於法"4個字。前議員"長毛"梁國雄未被"DQ"前，經常與梁美芬議員開玩笑，說她發言"一嚿嚿"。在梁美芬議員昨天自稱為很重要的發言中，她說以北京違反《基本法》作為反對"一地兩檢"的理由，並不符合"一國兩制"的事實。我認為如果抽走梁美芬議員發言的開場白及結語，她實際要宣示的，也是"黨大於法"4個字。主席，讓我解釋為何我們討論中止待續議案時，要討論究竟我們如何理解法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2015年發表了很重要的講話——大家上網便可找到——便是探討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他的說法其實有一點語言"偽術"，他說："'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最有趣的是，其實這句話沒有下文，所以他並沒有回答，但沒有回答之餘，你又會清楚知道他這句話的意思，便是中國可以有憲法，可以有法律，但中國共產黨大於中國憲法及中國法律。主席，如果你問香港人：特首大還是法律大？所有人也會說是法律大，因為連前特首曾蔭權也多次出入監獄，或許即將輪到梁振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一錘定音，作出決定，刻意打破《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八條是"一國兩制"的核心部分，亦是《基本法》當年訂立時人大常委會及北京對自己施加最核心的約束力，我們現在便是討論這個核心問題。

他們把中共視憲法如無物的邏輯引入香港，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基本法》，是黨大於法，無法無天。所以，如果你與我同樣反對黨大於法，認為憲政是以憲法、《基本法》作為行事標準來規範政府及所有政黨的標準，就不應該就《條例草案》進行二讀，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第一，正如我剛才所說，要把黨大於法的新中國式憲政邏輯引入香港。第二，當然與本會有關。

你是否接納修正案，其實是變相幫助所謂《合作安排》及國務院令的實施。以上兩者原本對立法會沒有約束力，但透過《議事規則》賦予你的權力，你以不符合國務院令及《合作安排》這個理由否決了一些修正案。

主席，第二，你就此項辯論設定時限，亦打破了所有先例，把本來只在財政預算案辯論才出現的所謂"裁布"引入法案的辯論，這做法無法無天，完全違反《議事規則》及《基本法》......

涂謹申議員剛才說，可能他對於中共還有一點幻想，覺得中共可能想錯了一些東西，才會推行"一地兩檢"，不自覺地破壞了"一國兩制"，所以他希望勸諭中共收回、作出彌補，否則就會影響對台政策、"一帶一路"的落實，也影響中國夢的實踐。然而，我與涂議員的想法完全相反，我一點也不認為這是行差踏錯，反過來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是大局的一部分。

主席，這個惡夢在2009年還沒那麼真實，我們那時候還在說保衞菜園村，還在說公帑是否用得其所。

我覺得所有"拉布"、議會抗爭在今時今日已不足以表達我們現正面對的困難或危機，我們找不到恰當的語言、行動來回應黨大於法、無法無天的瘋狂時代，我想這就是我們此刻的處境。

主席，我想請教你，梁美芬議員嘗試澄清她昨天的一番話，我也想說一句......

顯然，"沙中線涉嫌造假"事件性質危急，現時亦成為輿論的焦點。

在正常的議會狀況下，我們這兩天的討論不會圍繞"一地兩檢"，而理應討論"沙中線涉嫌造假"事件。

討論內地口岸區以租賃方式交予內地相關單位使用的安排，並不符合《基本法》規定，因為基本上香港屬國家所有。

這種關係令人感到非常尷尬，亦非常可笑。

這並非單純是香港人或香港社會的耻辱，而是國家的耻辱。

屬這個管理層次政府之間的《合作安排》，須交由中共憲制內較高層次的權力機構確認。

人大常委會就《合作安排》作出決定後，便完成"一地兩檢"安排的第一步及第二步程序。

特區政府又如何能私下簽署協議，然後提交人大常委會蓋章成事？

特區政府、國務院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互'配合'下作出的人大常委決定，已不能彌補地侵害了《基本法》的完整。

一個不正常的決定，造成的破壞是我們無法彌補的。

由不正常的議會運作、不正常的宗主關係、不正常的憲政安排，到最後不正常的經濟估算。不正常的經濟估算，導致我們目前出現的情況。

當中涉及的不單是地理位置的問題。

沿線樓宇的結構會否受影響？

後來在2014年，當局繼續推算錯誤，以致出現今天的結果。

當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韋達誠提早退休，收取了3,000多萬元後便離職。

那位外國人收取了3,000萬元後離職。其後，前工程總監周大滄也是因為2014年高鐵超支被揭發後，收取了差不多600萬元酬金和津貼便提早退休......主席，我其實沒有離題。第四個原因是不正常的經濟效益估算。我一直指出，第一步走錯了，卻牽連全香港社會各階層......

在一個正常的宗主關係下，殖民地怎會轉租一幅地方予中央？

馬時亨甫上任時說過，高鐵每月的營運費高達8,000萬元。提早通車是否必然有好處？

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議案。

此外，審議過程的討論並不成熟，但我們依然發現了很多法律風險。

《條例草案》在立法會的處理程序，以至主席的裁決，都充滿爭議。

自從立法會於2010年通過撥款興建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政府便一直拖延交代"一地兩檢"的詳情，多任政府均沒有充分交代資料，有人甚至懷疑政府刻意拖延，官員每次前來立法會都只說方案未有進展，又或不肯交代。

有關安排明顯違反《基本法》，但政府當然有其說法。

為何我們的政府反而沒有疑問，聽不到這些質疑的聲音？以《基本法》第十八條為例，其措辭相當直接，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以及"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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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想，如果這種說法說得通，《基本法》等於已被燒毀。我記得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及早前某些相關會議上表示，中央政府最討厭別人燒毀《基本法》，但我們的政府以至許多建制派同事其實正在概念上燒毀《基本法》。

中央政府亦可因應今次的先例......

代理主席，正因如此，我認為我們不宜草率地在巨大爭議聲中通過"一地兩檢"方案。有些同事顯然很不喜歡聽到"割地兩檢"一詞。

我理解你是在提醒我把握時間。

我們不斷提問，結果揭露出很多漏洞。這些漏洞全都影響香港市民日後使用有關地方的權利或安全，我們因而希望能有充足時間多作討論，但葉太怎樣處理？她真是"功在黨國"，顯出何謂粗暴"剪布"。

反正已經到了這個階段，請讓市民知悉箇中原因，好嗎？代理主席，另一點是跨境廢物處理的問題。

是甚麼標準程序？

我列舉兩個例子。

代理主席，我對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表示支持。代理主席，這是我首次發言，而我的發言內容可能已有同事提及，但我沒有重複自己的觀點。

"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代理主席，條文已經寫得很清楚，香港特區之所以是香港特區，就是內地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香港屬於普通法體系，受香港法律管治，所以將內地法律引進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顯然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基本法》第十九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將香港部分區域的司法管轄權移交予內地，並實施內地法律，同樣違反《基本法》第十九條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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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現在卻恰好相反，是香港將某個區域撥交內地相關部門的人員管理，而他們無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只須遵守內地法律，這亦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因此，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均先後多次發表聲明，質疑《條例草案》的合憲性。立法會的所有立法過程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而《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基礎。不過，我們連《基本法》內白紙黑字清楚訂明的條文也肆意扭曲及解讀，甚至更遺憾的是，連內地亦無法指出是根據《基本法》哪一項條文有權在香港實施"一地兩檢"。有些人指根據相關的經濟條文，特區可以自行制訂政策，但連內地的憲法專家也不採納這種說法。

代理主席，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我已多次就"一地兩檢"安排是否違反國際條約提出質詢，但政府的答覆令我很震驚。首先，政府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香港特區的主權國，會確保特區政府恪守其國際責任和義務"，但又表示，由於'內地口岸區'作為邊檢口岸......所涉範圍面積很小......產生重大問題的可能性亦相對很低。"政府表示"會與中央政府就國際條約在'內地口岸區'的實施問題進行磋商，並以適當的方式處理。"政府又提到，如果香港特區與締約方就履行國際法的責任發生爭端，香港的法院有權依據法律程序審理......

我對你的裁決與我對其他議員的裁決一致，請你理解議會的行事方式和《議事規則》。

代理主席，《基本法》第十三條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而在第七章"對外事務"之下的第一百五十一條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代理主席，第一百五十三條則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中央人民政府根據需要授權或協助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使其他有關國際協議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代理主席，關於國際協議的履行方法，政府表示會與中央政府進行磋商，但至於如何具體落實，卻由此至終沒有提及。這令我非常質疑香港作為有關國際條約的締約方，是否存在違反國際條約的風險。我翻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當中第二十七條訂明："一當事國不得援引其國內法規定為理由而不履行條約"，而第二十九條則訂明："條約對每一當事國之拘束力及於其全部領土"。

如果有任何地區未有履行這些國際協議，便會違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香港政府表示會就有關安排與內地進行磋商，並以適當的方式處理。

內地口岸區由內地人員執法，他們憑甚麼替香港履行其國際義務？如果內地並非某些條約的締約方，而香港則是締約方，那麼我們怎可能要求非締約方替締約方履行條約的責任？外國政府是否同意香港把履行國際條約的責任轉交予非締約方的內地？此外，具體來說，如果國內沒有相應的法律履行國際條約，試問憑甚麼執法？舉例說，如果在內地口岸區......

代理主席，我最多只可發言時間15分鐘，香港違反國際條約是很嚴重的事，會令香港的聲譽受損......

請議員不要在座位上對話，大家保持肅靜。

請大家保持肅靜。林卓廷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香港只顧容許"一地兩檢"的安排，而不弄清楚香港就國際條約須履行的責任和義務，然後強行通過《條例草案》，將會嚴重損害香港在國際社會上的信譽。代理主席，最後，立法會就這項《條例草案》進行辯論，主席居然史無前例地訂了極不合理的死線，令每位同事在二讀辯論時的發言時間根本不足15分鐘，這是負責任及符合議會傳統和常規的安排嗎？面對這項違憲且違反香港履行國際義務的法案，試問我們怎能隨便通過《條例草案》？面對這項違憲且違反香港履行國際義務的法案，試問我們怎能隨便通過《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由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反對繼續討論《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主要理由是今次會議的程序安排絕對不合理，絕對不可接受。在進入討論前，我想先清楚解釋我的發言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會主席今次作出決定，限制議員在二讀辯論的發言時間，我認為完全不能接受。我引述立法會主席在6月4日當天向記者說的話："這項《條例草案》只有8項條文，以及24項修正案，我明白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所以我預留了充足的時間，即兩個星期的會議，大約36小時，去完成餘下的立法程序。"代理主席，相信你也會認為他這句話相當欠邏輯，沒有因果關係。梁君彥議員首先說"明白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但結論卻是要限時辯論。如果是有邏輯的推論，對於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應該容許議員有足夠、更多時間進行討論，而非限時辯論。他只給予36小時，讓我們審議一項相信在座所有人也認為極具爭議的法案，甚至連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也知道這是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並表示從未有那麼多議員參加法案委員會。

謝偉俊議員，你要求執行《議事規則》第44條，該條規定主席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不容辯論。

第二，主席所作的裁決為最終決定。根據本會過往的慣例，議員不得在會議上辯論主席的裁決。

第二，即使存有疑問，即使主席的決定是最終決定，我們在會議上又可否利用議員的發言時間進行討論？

葉議員，我再次提醒你。根據《議事規則》第44條，主席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正如你所說，主席就會議規程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這在《議事規則》第44條已清楚訂明。

代理主席，我同意你的安排，你剛才說我可以在其他場合進行討論。我希望稍後通過適當的途徑，讓議事規則委員會能夠就這個問題再進行討論，然後告訴我們，立法會主席在會議上作出的所有決定是否都不能挑戰、不容討論，讓他變成會議內的獨裁者。我覺得這不應該是《議事規則》的精神。

在立法會主席回覆議員的信件中，他提到會給予足夠時間，但他引述的過去4項法案的審議，我們都看到各有不同的情況。

所以，我們的發言非常重要，8小時的發言時限令只有約30位議員可以在二讀辯論時發言。

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女士編寫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當中提到議會採用兩項大原則：第一，緩和的氣氛，我也希望我們在緩和的氣氛下進行辯論。

現在只有半數議員可以在二讀辯論時發言，但另半數議員不能夠發言，這樣怎能符合本地立法機關奉行了174年的議會精神呢？

實際上，過去很多有爭議法案的二讀辯論時間超越8小時。2010年的《最低工資條例草案》，有40位議員在二讀辯論時發言，辯論由早上11時47分至當晚9時50分，以及翌日早上9時至晚上11時半，合共12.5小時。在1999年審議的《提供市政服務條例草案》，也有35位議員在二讀辯論時發言。這清楚說明超過半數議員在二讀辯論時發言的例子比比皆是，今次不會是第一次。

立法會主席的角色就是要在這些方面取得平衡，但現在完全沒有平衡，令人覺得他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採取強硬手法。

我的論點主要是圍繞《條例草案》屬違法、違憲，亦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但政府卻迫使立法會通過這項不該通過，而即使通過了也是違法的法案。

許智峯議員，你正在評論我的裁決，請你不要評論主席的裁決。你亦在揣測我的意圖。

首先，我會談違法、違憲的問題，這是非常清晰的。《基本法》第十八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得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因此，按照《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如果我們這次硬要通過《條例草案》，把香港的西九龍站割出去，就是在香港的土地實施內地法律及剔走司法管轄權。

因此，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立法會有憲制責任確保我們審議的法案不會抵觸《基本法》，立法會無權亦不可以制定和通過抵觸《基本法》的法例。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分別就《條例草案》提交意見，前者堅決認為《條例草案》沒有憲制基礎，立法會亦因此不能在不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制定及通過《條例草案》。

建制派的同事不是很擁護《基本法》嗎？

我想強調，政府向法案委員會解釋《基本法》第十八條時表示，這項條文的立法原意是要限制全國性法律在特區範圍內對所有人的一般性適用。

《基本法》第七條訂明香港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管理、使用、開發，即是說香港沒有土地的所有權。

可是，我們會失去香港人對立法會的信心、對《基本法》的信心及對"一國兩制"精神的信心。原來如此莊嚴制定，備受大家擁護的《基本法》，竟然可以因為方便而隨意修改；原來立法會內莊嚴及嚴肅的立法過程，可以很粗疏地強行通過法案。

我還記得在法案委員會完成討論《條例草案》第3條後，我的發言時間尚餘不多於3分鐘。作為法案委員會委員，由《條例草案》第3條至最後一項條文，我竟然只有不多於3分鐘的發言時間，這正是由於在粗疏的程序下，議員的發言時間被強行限制。在這情況下，我們怎可以說這項《條例草案》已完成審議，盡善盡美？有關違法及違憲問題的討論是否夠深入？

公眾人士可能覺得不重要，寧可先行開通高鐵，但立法會是否應該從一個更宏遠的角度來看？

為何要通過法例令香港經歷漫長的官司？

如果採取負責任的做法，是否應該給予更多時間，用不同的"一地兩檢"方案理順當中的矛盾而不是硬闖？

陳淑莊議員表示很關心"一地兩檢"在法律上的問題。

主席，我不知道泛民是否希望盡量在此"表演"，是否認為響鐘點算法定人數很厲害，但大家都知道，即使響鐘碰巧在某一刻沒有足夠法定人數，因而流會，但主席在半小時或一小時後又可再召開會議。

他們對"一地兩檢"和高鐵有那麼多意見，但民主黨、公民黨、新民主同盟、工黨、民協、街工，卻經常組織高鐵團前往內地。因為他們知道市民想要，知道市民喜歡。

這正正顯示我們知道市民想要甚麼：市民很希望高鐵能早日落成，《條例草案》能早日完成審議，大家能開開心心在香港上車往內地環遊全國。

我希望反對派三思，積極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是代表工聯會反對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

第二點，是"明呃鐘"。

但是，"雞食放光蟲"，他們是有心發言還是只想"拉布"，所有市民都看得到；不是你說，不是我說，是市民大眾都看得到的。

由於二讀辯論的8小時有可能被這項中止待續議案佔據部分時間，二讀辯論的時間可能變得更少或更受限制，這結果是誰造成的？

反對派議員多次聲稱"一地兩檢"違法違憲，令香港喪失部分司法權。首先，我必須指出，他們的"割地論"本身有強烈的"港獨"意識。我認為他們若尊重《基本法》，根本不應以"割地論"形容今次"一地兩檢"的安排。

事實上，在"一地兩檢"落實之前，以及在有關的司法程序完結之前，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因為雙方所說的只是各自的意見，並不是法官的判決。因此，如果今天以一個不存在的判決來阻止該條例生效，是本末倒置，是說不通的。

"一地兩檢"與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何有效運用高鐵和如何加快落實便捷的"一地兩檢"，是市民所關心的民生議題。如果反對派再一意孤行地拖延，只是逆民意而行。

反對派議員到過粵港澳大灣區後表示香港落後了，要追落後，但他們有否讓香港人追落後？高鐵會為香港和內地擴闊1小時生活圈。

當然，大家亦會關心"造大個餅"對市民是否有益。

正如我剛才所說，反對派議員到過大灣區後便說要追落後，但又不讓香港人追，這樣還不是"嘥米飯"？過去的民意調查一直都有過半數市民支持落實"一地兩檢"和高鐵盡快通車，為何反對派議員不聽這些意見，要逆民意而行？

當然，他的身份是港鐵主席，有利益衝突，但大家如果有落區聆聽市民的意見，應知道很多市民都指罵反對派議員"阻住地球轉"。

我希望他們不要再提出休會辯論和中止待續議案，因為市民已給他們很多"中指"了。我謹此發言，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先回應兩位議員剛才的發言。

其實，民主黨反對或擔心的，是"一地兩檢"的安排。所以，如果反對"一地兩檢"的人不獲准返大陸及乘搭高鐵，邏輯上便有謬誤了。但是，既然她弄了這麼久也弄不清，我認為支持陳淑莊議員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也非常合理，因為蔣議員可能需要多一些時間了解為何"一地兩檢"如此具爭議，並且弄清楚反對"一地兩檢"不等於反對高鐵。

更令人擔心的是郭偉强議員。

是否只要提及"割地"，便等於有所謂的"港獨"意識？

原來郭偉强議員也不明白當中的邏輯。甚麼分離主義或"港獨"等，根本不是我們反對"一地兩檢"的原因，不過，有些建制派議員可能別有用心，"老屈"成風。主席，我發言支持陳淑莊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1條，就《條例草案》提出中止待續議案。除了剛才的原因外，建制派仍然不明白我們在爭議些甚麼。當然政府的宣傳也一直說，如果通過《條例草案》，香港人可以在西九龍站乘搭高鐵直接前往大陸，然後接駁國內高鐵網絡，實在非常方便快捷。

但她質疑局長只是請吃"砵仔糕"那麼失禮，給人"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感覺。主席，法案委員會所有委員，應該很認真審議所有條文，我們認為時間相當趕急，因為政府定下"死線"，高鐵要在今年9月通車，這是一個硬指標。然後倒數過來，給予我們審議《條例草案》的時間根本不足夠。

為何政府拖延至2017年7月25日才公布"一地兩檢"的方案？即距離通車的硬指標只有1年多，才公開"一地兩檢"的方案，以及政府的所謂理據。政府當時表示，已參考深圳灣口岸的模式，在西九龍站劃定內地口岸區，連同營運中的車廂，將交由內地管轄，適用內地法律，由內地法院行使司法管轄權。

其實說來說去，最具爭議的地方，是憲政的問題，是憲政的安排和《基本法》的問題。《基本法》第十八條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亦列明，"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民主黨看不到現時的《條例草案》如何能夠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事實上，不僅是《基本法》第十八條，我們認為《條例草案》更違反了《基本法》其他條文。雖然立法會主席作出裁決，認為《條例草案》沒有違反《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作出裁決，認為沒有違反中國憲法、沒有違反《基本法》，全部沒有違反，所以叫我們放心通過。但是，事實上，香港不少法律界人士，今天也有不少在席議員，怎樣看也看不到《條例草案》如何能夠符合《基本法》。我們說過很多次，我們就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效忠時，承諾要支持和擁護《基本法》，而這個議會不應通過一些違反《基本法》的法律。

便是特區政府可能認為，如果北京表示《條例草案》不違法，如果人大常委會作為國家憲政機構中最高的權力機關也表示可以，即是可以。產生的危險是，香港的立法機關變成凡事需待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才審議法案的機關。如果你問我，是否不承認人大常委會是中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我也不得不承認其存在，而現在的確是這樣。

儘管《基本法》在1990年頒布時沒有考慮到高鐵會在香港發展，但是，你如何能理解現在可以把香港的一部分，即高鐵西九龍站地底第二、三、四層劃出？不管你稱之為"割地"、勾地或甚麼，總之，我們在那裏會失去司法管轄權，在那裏會實施大陸的法律。

原來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討論《合作安排》時，說劃出便劃出，我們沒有權阻止政府這樣做。所以，究竟何謂"一國兩制"？有人指我們說"劃出"，便是有分離主義的意識，又在冤枉我們。民主派反對"港獨"，但問題是，市民的確有憂慮。

就"一國兩制"而言，我們很擔心政府打開了缺口。原來《基本法》的安排無法保障我們，原來有一塊地可以勾走，有一塊地並非實施香港的法律。

何謂"一國兩制"？這個制度已經失去堅實的保障。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問題，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案，因為這個原因，令這項《條例草案》無法繼續進行辯論......
我不知道她有否看過我發給議員的信件，我在信中表明，立法會主席的職權不包括裁定政府提交的法案有否違反《基本法》。

他們的發言言之無物，我可以大膽歸納出3個重點。郭偉强議員剛才提出了4點，其實只是大同小異。

他真的如此希望偉大中國統一嗎？我拜託他們少說話，少做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事情，這已是功德無量。

澳門終審法院發表評論，指香港終審法院的判決出錯。

即使香港的終審法院，也要服從人大常委會釋法及決定。

他們說要支持香港，為香港打造更美好和獨立的未來，自己卻"棚尾拉箱"、"放飛機"。

多謝代理主席讓我再次有機會抒發內心的鬱結。

他以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為依據，但這是意見而不是決定。他可以在法庭內雄辯滔滔發表意見，但法官的決定才是最終決定。

我絕對尊重大律師公會。

我對陳淑莊議員駭人的中止待續議案，表示強烈反對。

葛珮帆議員，請發言。
代理主席，我想簡短發言回應這項中止待續議案，我反對陳淑莊議員的中止待續議案。我在這兩天聆聽了很多反對派議員的發言，他們的理據均十分不充分，他們說提出中止待續議案是為了爭取更多時間討論《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

即使增加發言時間，他們也只會提出更多場景，無限期地拖延。

最令我驚訝的是聽到有反對派議員大叫自己愛國愛港。我們又聽到涂謹申議員提到我們國家的發展大局，說如果《條例草案》獲通過，會影響兩岸和平統一，影響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如果他抱持這種思維和心態，無論我們說甚麼，他也不會認同《條例草案》。

荒謬得過他們製造"釘書機釘大腿"來恐嚇香港市民，指公安會到處拘捕人？荒謬得過民主黨用猶如"屍殺列車"的短片，宣傳公安日後會在列車中拘捕玩Facebook的人？

代理主席，我反對這項議案。
如果沒有議員想發言，是否有官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覺得陳帆局長非常厲害，他向你揮一揮手便代表不作發言。我希望除了以畫面紀錄外，還會以文字紀錄這一幕。

不過，在這刻的總結發言中，我也要感激建制派及民主派議員就我這項中止待續議案發言。雖然我未必同意建制派議員的意見，但當我們今天仍能在議會這樣自由辯論......雖然今次無理地設有時限，但最少我們今天仍可在此辯論《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通過後，便沒有甚麼機會可以再作討論，所以議員能在今天及昨天某個時段作出討論，並且在香港立法會的歷史紀錄中留下這一頁，實在非常重要。議會過去有很多歷史，我們作為議員，將來也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我手上其實有後期可予公開的大律師公會意見。

我並非說大律師公會特別重要，但它就憲法和法律基礎提供的意見，我相信是其中一項需要留意和尊重的意見。

究竟對我們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影響有多深遠，我們也不知道。

各位議員，我原本預留了8個小時，讓本會就《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然而，昨天二讀辯論開始了約40分鐘後，便有議員動議中止待續議案，該議案辯論於昨天下午3時開始，至今已進行超過9小時。現在二讀辯論剩餘的時間仍有大約7個小時。我希望議員能把握機會，善用時間，精簡發言。

我認為這正正顯示他們並非認真爭取時間辯論《條例草案》。此外，議員亦多次發言離題，我和代理主席須多番提醒。我請議員在二讀辯論的餘下時間，嚴格按照《議事規則》第543條的規定，集中辯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

便是"有你玩，無人玩"、"政府、保皇黨大晒"。由高鐵超支撥款至修改《議事規則》，再由審議《條例草案》至今天的《條例草案》二讀程序，每一步、每一個關鍵位也守得滴水不漏，層層相扣，不容許《條例草案》有任何閃失，亦不容許社會大眾對《條例草案》有任何質疑，究竟所謂何事？這是何等重要的政治任務？代理主席，9年前，本會在審議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工程項目時，公民黨幾位前輩議員曾就"一地兩檢"未有解決方案而貿然通過興建高鐵的計劃，提出了非常慎重的警告：現實中根本沒有符合《基本法》的"一地兩檢"方案。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當時亦只採取拖字訣，指政府一定會找到所謂的折衷方法，結果是9年後，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同樣是違憲而無法立足於《基本法》。當年公民黨前輩在議會內提出的警告，非常不幸地，今天一一應驗。當然，政府及保皇黨要完成他們的"硬任務"，對議員的警告不為所動，而今天《條例草案》的結果其實可以預知。形勢比人強，我們未必能夠成功阻止《條例草案》通過，但作為議員，監察政府是我們的天職，指出政府的錯誤，亦是我們的責任，我必須代表公民黨就《條例草案》的數個重大缺失，在這裏說清楚，立此存照。首先，我們一直強調《條例草案》違憲的問題。違憲即違反《基本法》，尤其是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情況非常嚴重，直至法案委員會結束審議，政府仍無法給我們一個滿意解釋，只有迴避及更多的迴避。《基本法》第十八條限制了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訂明必須透過附件三來實施，並只限於國防與外交等不屬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條例草案》在香港劃地實施全國性法律，不單違反《基本法》，而且在邏輯上完全說不過去。特區政府狡辯說第十八條並非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因此不牽涉第十八條，這說法非常牽強，高鐵的服務對象就是所有香港人，"一地兩檢"所牽涉的司法管轄權亦影響到每一個香港人，如果不是對"所有人一般性適用"，那究竟是甚麼邏輯、甚麼道理？至於第十九條，代理主席，違反的程度更為明顯。《條例草案》宣布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為內地司法管轄區的範圍，變相取消了香港法庭在該區的司法管轄權，同時亦剝奪了第八十條所賦予香港各級法院的審判權，更甚的是第八十二條所賦予香港終審法院的終審權。政府對此的辯解是"相稱驗證準則"，即只要符合這準則，對社會有更大利益的情況下，而該目的又合法的話，法院審判權可以被犧牲。可是，一來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法律意見已非常清晰，現時"相稱驗證準則"的案例不適用於《條例草案》，亦不能作為審判權受限制的基礎；二來所謂高鐵"一地兩檢"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連今天在席的陳局長也承認會有下調的空間和預測，這經濟效益是否大至要讓我們犧牲"一國兩制"下的重要原則，以法治來換取這份利益？更重要的問題是，以法治換經濟又是否一個相稱的準則？我們的社會是否可以功利至這個地步，代理主席？第三點，人權保障。在香港範圍內破壞先例，建立內地的司法管轄區，可以聯想到一連串令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怖的情況，其實坊間已不斷就相關處境作出猜測：西九區內會否出現"洗頭門"、在管轄區內中國政府可否截聽香港網絡的電話、有人跳軌由誰負責等，即使這些猜測可能最終只不過是過慮，但這種種疑慮，經歷4個月17次法案委員會會議後，代理主席，我們仍未能獲得足以令市民釋懷的答案。

去年剛剛推出"一地兩檢"安排時，無論是前律政司司長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都異口同聲說這個口岸區是"租"予內地的，而且還要向內地徵收象徵式的租金。但是，去年12月公布的《合作安排》，卻並未包含"租賃"這字眼，而要另立合同規定內地口岸區的取得、費用及期限。

為甚麼相關問題如費用、期限等條款，不是訂明在《合作安排》中而要另訂合同？代理主席，立法會又是否有權監察這份合同的內容？當中又會否包括一些香港人難以接受的條款？這種種疑問，在審議階段政府所給予的答案，似乎都不能釋除香港人的疑慮，更沒有任何清晰的事實向香港人透露。這些究竟又是否合適的做法？這些又是否有先例可援？很明顯，沒有先例；很明顯，這個甚至連之前深圳灣口岸的處理辦法也不如。究竟我們是否能夠從容不迫地接受政府今次提出的《條例草案》？

例如，現時一般邊境禁區均由《公安條例》規管，而將來內地口岸區的禁區便會變成過境限制區，在執行上會否有任何分別？又例如，當西九龍站的工作人員與內地口岸區的邊防人員出現任何衝突時，無論是實質肢體上的衝突或是執法權限上的衝突，究竟港鐵公司職員是否被賦予足夠的權力及地位，與內地官員直接磋商，甚至有足夠能力及法律權限去維護香港的利益？代理主席，以上的五大疑點、五大憂慮可能是危言聳聽，儘管我非常希望這些聳聽的危言將不會成為事實，但令我們憂心的是，8年前公民黨的議員前輩在議會內就高鐵的提醒，亦曾被批評為危言聳聽、杞人憂天。非常令人擔心的是，歷史證明了當初的危言成了今天應驗的預言，高鐵超支及違憲"一地兩檢"安排的出現，證明了議會監察何等重要。

我們今天所提出的憂慮，政府有責任逐一釐清，但我們有否見到政府嘗試釐清？我們是否看到政府盡責任向香港人解釋？甚至有很多我們事實上需要知道的事，我們全部都見不到。政府現在究竟想將這些事實藏到哪裏？

時間是最好的裁判，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繼續在議會內監察高鐵的運作，無論是本屆議員或現時坐在議會內的人，或是將來坐在我們位置上的人，都會繼續掀開這張地毯，將藏在地毯下的事掃出來。代理主席，我們今天這場辯論的輸贏或早有定論，在中央硬指令下《條例草案》必定會通過，但在過程中我們所輸掉的是"骨氣"。當我們寧願犧牲法治精神去換取局長口中所謂的"經濟利益"、犧牲議會的傳統去換取發展效率、犧牲專業認真去換取政治忠誠時，這些我們這個城市、香港過去百多年來曾經引以自豪的核心價值，將會隨着年底高鐵列車的開通而灰飛煙滅。這列高鐵所盛載的，並且令我憂慮的，是強權、高壓、橫蠻及歪理，直接衝擊着"一國兩制"，這個我們珍而重之的制度、這個我們非常希望保守的制度。我們不希望看到今天議會內建制派、保皇黨的同事，為了硬指令而犧牲"一國兩制"的最高原則及精髓。我們更不希望政府牽頭以"方便"這兩個字，換取我們一直保守着且珍而重之的傳統核心價值。無論是法治，還是議會的傳統，都不應因為"方便"，因為高鐵這列車，而遭到破壞。香港的未來不應因此而被破壞，香港的未來亦不應因為方便而換取了我們種種賴以維持百多年來屹立於國際的精髓。歷史會證明一切，儘管我非常希望公民黨未來不需要再有我們及往後的議員，再次批評特區政府。代理主席，公民黨將會在二讀時投反對票。

代理主席，昨天《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之後，反對派的議員提出了中止待續議案並透過多次點算法定人數的方法，反覆使用過去"拉布"的伎倆，意圖阻止《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令人非常遺憾。代理主席，緊密的聯繫網對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區域之間的交流合作非常重要。踏入21世紀，國家在內地積極推動高鐵發展，以縮短城市之間的距離，並促進人流、物流的互通，其發展速度令全球驚訝，成績有目共睹。高鐵網絡目前的規模已經超越25,000公里，到了2025年更會進一步增至38,000公里，通達全國。香港作為全國最開放的城市，珠江三角洲重要的金融和物流樞紐，接通內地的高鐵網絡，不單可以縮短經鐵路來往香港和內地各主要城市的時間，為市民提供一個快捷的交通選項，同時也直接加強香港與全國城市的連接及聯繫，對本地經濟、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發展將帶來莫大的裨益。

高鐵的開通不單可以促進內地與香港的文化藝術交流，同時亦可為西九文化區引入內地不同地方的觀眾，把香港特色的藝術文化輻射，協助推動香港成為南中國以至亞洲區的文化樞紐。再者，國家提出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家"一帶一路"全球戰略的重要支點。高鐵香港段正是其中一項重要基建，可以落實建構粵港澳"1小時生活圈"，加強香港與大灣區各城市的互聯互通，發揮優勢互補的作用，是進一步提升香港整體效率及競爭力的關鍵，更可以拓闊香港居民生活、就業、就學以至退休的空間。誠然，要充分發揮廣深港高鐵的效益，通關程序是極為重要的環節。早於高鐵的規劃階段，政府已經成立專責小組研究不同方案，最終的結論認為"一地兩檢"模式最為現實可行、最有效益，非常必要。北往南來的旅客，只須在西九龍站就能夠完成兩地的出入境通關手續，而高鐵列車亦可以從西九龍站出發，不受限制地選擇停留內地所有可以接達的站點。不久之後，高鐵就可以通達全國；將來甚至可以接達東南亞甚至歐洲大陸，旅客將會得到極大的方便。特區政府在去年7月提出了"三步走"的程序。第一步，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第三步，兩地按照各自的法律制度落實安排。

其後在12月，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合作安排》，完成"三步走"第二步，並為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實施"一地兩檢"定下了法律基礎。其後，政府根據兩地簽訂的《合作安排》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草擬今天辯論的《條例草案》，並提交立法會審議。在法案委員會超過60小時的審議過程中，政府各部門官員作出了非常詳細的解說，釋除了種種疑慮。待《條例草案》正式通過，完成"三步走"的程序後，高鐵就可以順利在9月通車，充分發揮其作用。代理主席，首先我想指出，"一地兩檢"的安排是根據特區的需要，由特區政府主動提出，讓香港可以充分發揮高鐵的功能效益，目的是要暢順接駁內地高鐵系統以便利香港市民，以及加強區域合作發展。

我必須指出，《基本法》是一本授權法，依據國家憲法而制定。我們不可以單純以普通法框架，按條文的字面作出解釋。根據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其常設機關是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和法律的最高解釋權，同時也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因此，由人大常委會經過法定程序作出的決定具有憲制地位，亦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認為這樣的安排是違憲的說法，理據蒼白無力，毫無基礎。事實上，"一地兩檢"的安排亦曾於2006年由人大常委會通過授權決定，在深圳灣口岸實施，多年來運作暢順，未受質疑。"一地兩檢"的方案在國際間早有先例，目的是為了促進發展，達致雙贏。況且，香港屬於"一國"之內，更不應存有障礙。代理主席，香港的高鐵因為各種原因一再拖延，原來預計可於2015年完成建造的香港段鐵路遠遠落後於全國，到今年才正式竣工。我們不能追回失去了的時間，但今天亦不應該再作蹉跎。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盡早通過，盡早完成"三步走"的程序，讓高鐵在不久後通車時，乘客能夠利用"一地兩檢"，享受通關的便利。我謹此陳辭，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其實"一地兩檢"的爭議關鍵並非在於廣深港高鐵是否方便，或者香港人是否不喜歡高鐵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交通工具若能便利大家出行，很多市民都會樂意使用。

可能有人覺得不重要，便捷就可以，但有人則覺得事態嚴重，牽涉到究竟全世界如何看香港"一國兩制"的實施情況。

當局不能說："你相信我吧，相信中國憲法吧"便能釋除香港人和國際社會的疑慮。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亦是全中國獨一無二、有其獨特優越性的城市，所依賴的是與國際社會的連繫，以及《基本法》對香港的保障。如果這些保障一點一滴地被抹去，自然會令香港人和國際社會質疑香港能否繼續有效實施"一國兩制"。有了質疑後，可能不是今天，亦未必是明天便會出現變化，可能會因短期利益而將變化掩藏，但隨着時間過去，這些影響終究會逐步浮現。

但是，這次連釋法也不用，人大常委會直接將《合作安排》的框架放諸香港，在香港立法實施，這開了很壞的先例，令大家憂慮到將來會如何？

答案當然是，因為局長說過這條例是本地法例，香港法院自然有司法管轄權，審議該條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換言之，當有人對該條例提出司法覆核時，我們很自然要面對另一次的釋法風波。

這不禁令人懷疑，即使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很審慎地處理"一地兩檢"的安排，退一萬步，假設他們想不到任何方法，可以定出一個概括的情況，最終仍可能要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釋法形式處理，這不是危機嗎？倘若連這一點都做不到，我們憂心的是，究竟特區政府在"一地兩檢"上是否與中央政府"打龍通"，走了這一步棋後引來司法覆核，藉司法覆核造成釋法的需要，繼而將現時這種非常局限的情況引申至更廣泛的情況。

因此，民主黨有一個基本理論，就是"一地兩檢"在西九龍站實施，會引來釋法風波，影響"一國兩制"。面對這衝擊，如果連《基本法》第十八條也守不住，全國性法律就可以隨意通過某些機制在香港實施。這些令我們憂心的事，並非高鐵帶來的所謂好處和便捷所能彌補的。

明顯不是，價格的差距、出發地點的選擇，實際上均不會如局長所預計，全香港730萬人都會以高鐵作為往來大灣區、珠江口或廣州以南地點的唯一交通工具，更不要說是全國了。要乘高鐵前往全國，有13對列車會在香港出發，但從其他地點出發可能須在廣州南站或深圳北站轉車。

特區政府和保皇黨經常指，內地現時要推動大灣區經濟發展，所以"1小時生活圈"很重要。

我不相信作短途旅程的香港市民，會緊張到非要"一地兩檢"不可。在西九龍站辦好所有通關手續是否他們最重要的考慮？

如果特區政府與保皇黨、建制派認為香港應該完全融入"大灣區"，無須繼續保存其獨一無二的特色，這正好就是我們之間意識形態的最大分別。

屆時，即使我們在此聲嘶力竭，說甚麼本土和香港本位，可能已經太遲了。當我們成為"灣區人"時，香港的角色和地位會變成怎樣？是否通過"一地兩檢"的實施，使香港提早完成其歷史任務，使我們變成了"灣區人"，到時很多煩惱也不會再出現？這便是民主黨最不可以接受的事情。因為"一國兩制"就是保障香港最重要的屏障，我們必須捍衞......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自從政府去年7月公布以"三步走"的方式就"一地兩檢"立法，不知不覺已快將1年。立法會在去年11月就"一地兩檢"安排的後續工作進行無約束力的議案辯論，今年2月成立《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詳細研究《條例草案》。我們與政府召開了17次會議，歷時45小時，並舉行了兩整天的公聽會。到了今天，終於走到最後一步，在立法會大會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的逐項審議工作，可謂幾經辛苦，排除萬難。社會高度關注"一地兩檢"的安排是否符合中國憲法和《基本法》、內地口岸區會否限制香港人的權利、高鐵遇上事故時的緊急逃生安排等，均不是審議《條例草案》時遇到的最大困難，因為政府已回應了這些疑慮，並在補充文件中對有關問題逐一釐清。代理主席，過程中最難以應付的，是對"一地兩檢"抱懷疑態度的反對派議員，他們不斷重複提問，屢次衝出座位，製造混亂場面，更刻意離開會議室，意圖製造流會等。他們無所不用其極來燃燒時間，企圖阻撓我們審議《條例草案》。幸好，法案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議員每每在關鍵時刻作出果斷決定，讓《條例草案》能如期提交立法會進行二讀。高鐵是接通香港與內地的交通工具，是香港融入國家經濟發展大局的重要管道，是振興香港經濟的大動脈。正所謂"路通則人通，人通則財通"，"一地兩檢"是最方便、最節省成本的邊檢方法。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後，乘客便可以一次過在站內完成香港和內地的通關手續，方便快捷，無須提着行李上車下車，又不用多次檢查證件。既然香港已回歸中國，選擇便利港人和旅客的邊檢安排，試問又有甚麼值得爭議？粵港澳大灣區的藍圖已逐漸成形，香港在創科產業、金融業、專業服務業等均具有優勢，只要我們願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鞏固自身的優勢，即使環球經濟形勢不穩，相信香港仍然可以保持穩步增長的勢頭，開拓更多發展空間。在未來日子，香港與大灣區9個城市的交流必定更加頻繁，高鐵正好是促進城市之間經濟交流的主要工具，方便香港專才北上發展。

政府多次解釋，根據《條例草案》第6條及《合作安排》第四條就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範圍及管轄權劃分的規定，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這項條款是香港及內地為了落實"一地兩檢"實際運作需要而達成的協議，這做法並非甚麼新鮮事，2007年《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也有類似的條款。"一地兩檢"安排並非香港獨有，過去數十年，全球已有多個地方實施"一地兩檢"，例如英國與法國早於1994年就海峽固定通道設立聯檢管制安排。有關安排於2001年推展至歐洲之星客運火車的選定車站，2003年更推展至提供橫越海峽渡輪服務的選定港口。作為跨境高鐵，歐洲之星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英法兩國在邊檢上實施"一地兩檢"的"並置邊境管制"，即兩國互相在對方境內指定的車站或港口，設置檢查站，由派駐該國的海關、移民局和警察等執法人員進行檢查，提前為跨境旅客辦理入境和檢疫等手續。當旅客抵達目的地後，便無須辦理任何手續直接入境。

這些外國例子，都是先訂立雙方協議，再進行當地立法，與香港今次的"一地兩檢"安排相似，做法符合國際標準，合法合憲，亦尊重"一國兩制"精神。有人擔心在內地口岸區，包括在行駛中的列車內，港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限制，這顯然是杞人憂天。大家有權選擇搭不搭高鐵，如果不認同有關安排，不接受"一地兩檢"，大可不坐高鐵，改乘其他火車或飛機往內地，又或使用自己認為可保障自身權利的交通工具。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即使不認同鄰村的規矩，但要入村，理應也要尊重別人的行事方式，遵守當地的法律。有議員形容"一地兩檢"是把香港人的權利斷送，這陰謀論源於他們對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的不信任，無論召開多少次會議，辯論多少個小時，也無法解開這個結。舉例而言，香港人較為擔心個人資料會否在不知情、無授權的情況下被擷取。曾有議員問政府，內地部門是否有權直接從香港流動網絡服務供應商蒐集證據，調查在內地口岸區發生的案件或罪案，政府答覆說，服務供應商的經營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規管，屬保留事項。因此，在內地口岸區提供服務的香港電訊商可否披露顧客資料的問題，受香港法律規管，內地法律並不適用。我認為香港法例已合理地保障港人的權益，即使反對派議員不相信內地政府，也不應該不相信香港的法律制度，我預見不到香港會斷送甚麼。

反對派議員的懷疑態度和提出陰謀論，拒絕接受新事物，固步自封，這種表面上有原則的姿態，卻會令香港錯失很多良機，以致落後於其他亞洲城市。主席，早前兩次公聽會，大部分出席的市民都支持"一地兩檢"，自稱尊重民意的反對派議員，今次對民意卻視而不見，對政府的解釋聽而不聞。這種種行為對香港發展沒半點幫助，只會拖住香港前進的後腿。為了令高鐵可在2018年第三季順利通車，造福香港市民，我支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亦支持大會主席作限時辯論。主席，我謹此陳辭。

這一刻我很期待，很想藉今天的機會將自己一直聽到的民意聲音帶進議會，讓一些仍然堅持反對《條例草案》，仍然繼續想以"拉布"形式拖垮整件事的反對派人士知道。我仍然很記得，政府在2009年落實興建高鐵，到2010年1月立法會通過撥款，當時曾經有人包圍立法會。其後，經歷工程延誤等不同情況，至9年後的今天，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現已在試行營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今年9月高鐵能否通車，除了取決於港鐵公司試運是否有足夠的工程安全品質監控外，立法會最後能否通過《條例草案》，完成"三步走"的最後一步，至關重要。此時此刻，希望大家可以回看高鐵香港段由建造、總站選址到"一地兩檢"等安排，其實都是在爭議聲中處理。在不同時段，不少人透過立法會或其他平台，在這項工程花了真的很多時間和心力，包括審議法例、監督工程、與內地協商、鞏固法律基礎等方面，歷程足以寫成一本書。主席，我在今年3月下旬加入立法會，但多年來一直很關心高鐵香港段的興建和發展。很多市民和街坊經常說，他們不明白為何聽了這麼多年，等了這麼多年，仍然在等？為何高鐵一直未能成事？主席，香港是一個多元化及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法案委員會經歷了17次會議、45小時討論，還有兩個公聽會也花了19小時，我有幸在當中有很多參與，聽取了很多公眾人士和團體代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委員聽取及提出很多意見和問題，亦推動政府進行很多跟進及釐清的工作，例如在遇上突發和緊急事故時的聯絡機制，會否有口岸協商機制和聯絡員制度等。來到二讀和三讀階段，我很希望《條例草案》順利獲得通過。高鐵順利通車，最大的贏家一定是香港市民，因為我們終於可以向前多走一步。花了800多億元公帑，我們將會迎接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我們在香港市中心乘坐高鐵，48分鐘可以到達廣州南，較長途的可以到達汕頭、廈門、上海和北京等10多個不同的內地城市。局長，現時市民在西九龍站購買直達內地不同城市的異地票，營運商要收手續費。我很希望局長繼續與內地單位磋商，讓高鐵票價可以稍為調低，在通車初期提供更多折扣優惠，以吸引更多乘客使用這條如此便捷的鐵路，也可以配合大灣區政策出台與火速發展，好讓我們更便利來往兩地。

背後更重要的意義，就是令140公里長的廣深港高鐵可以通車，將香港段26公里的高鐵網絡直接聯繫國內大灣區及更多重要城市，促進資金流、物流及兩地人民互聯互通及相互交流，當中所建立的聯繫及引來的發展和經濟商機是非常可觀的。主席，我明白有些反對派人士始終質疑《條例草案》背後的法律基礎，無論大家爭拗再久，我覺得也不可以解決支持和反對者彼此在理念上的分歧，但我希望大家也要聆聽一下大多數市民的聲音。

縱觀民調結果，市民普遍支持高鐵香港段的興建，並贊成現時"一地兩檢"的方案。至於有議員質疑《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或與《基本法》有矛盾，便要麻煩局長多進行宣傳，向他們說明"一地兩檢"絕對符合《基本法》。市民十分希望可以在短期內乘搭高鐵，特別是很多居住於九龍西的市民向我反映，詢問何時能夠乘搭高鐵。

我相信，接着將會出現"高鐵熱"。所以，我不贊成有修正案提出，將要制定的法例拖延至刊憲日的1年後才生效。我相信這是市民絕對不能接受的。此外，有同事質疑民建聯的調查結果有誤導性，又說支持西九龍站設"一地兩檢"的市民的比率不足七成，要達到九成、十成才對。

其背後的目的很簡單，便是因人廢言，不接受現實。

我只想由衷說一句，法律觀點十分重要，但民意同樣重要。人大常委會就確認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簽訂的《合作安排》而作出的《決定》，認為"一地兩檢"的安排合乎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就我看來，在"一國兩制"之下，"一地兩檢"已經得到最穩妥的法律基礎支持。

我絕對認為他們的做法浪費時間。主席，作為九龍西區的立法會議員，我想談談對高鐵香港段通車後的期望。在4月下旬，我曾以法案委員會委員身份參觀西九龍站。從簡介了解到，港鐵公司估算每天約有109,000人乘搭高鐵往返香港段，平均每小時有五六千人出入西九龍站。我對此十分緊張，希望西九龍站的交通配套可以做得更好。

數千人同時出入高鐵車站，究竟有多少人會乘搭港鐵、的士或旅遊巴？

高鐵開通營運初期，運輸及房屋局和運輸署可否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監督和應對突發情況？主席，最後，我認為如果立法會順利通過《條例草案》，會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政府仍然須就很多協調機制，包括優化票務安排等與內地磋商。磋商一旦有結果，政府便要開誠布公，向立法會匯報。在高鐵測試運行期間，如港鐵公司發現任何不尋常的情況，也一定要向公眾作出交代。若高鐵服務開通後遇到營運、人員往來、內地與香港司法管轄權的執法爭議、內地口岸區或車站月台安全措施等問題，民建聯承諾會繼續積極跟進。我亦期望政府和港鐵公司一定要繼續提高透明度，定期到立法會匯報高鐵香港段的營運情況。

回顧高鐵的前世今生，我發現我在剛才提及的2009年，出席了我人生第一次的立法會公聽會，當時的議題正與高鐵有關。

我常說，高鐵項目要收回新界的土地、拆毀長者的房屋、毀掉居民的家園，是一條棄老百姓於不顧的鐵路。

時至今日，來到2018年，我有幸能夠置身這個會議廳，所以我必須將我聽到的聲音和收到的民意帶進會議。

我要強調，我必須留下紀錄。當時，由於地盤仍然存在，承建商因應政府的要求協助維修，但承建商在維修過程中表示，他們這樣做並非承擔責任，而是本着睦鄰精神進行維修。

主席，兩者是有關係的。

難道以前不曾討論任何替代方案？

市民會問，如果為求便捷......

我認為真是神奇、超卓、頂級。

到了今天這個最後關頭，我們真的要靜心思考。

主席，我哪有離題？

權責不清。

這種事情只要試過第一次，便會有第二次，而這次最諷刺的是，此事發生在香港市中心的地底。

我也相信，單是"一地兩檢"，屆時已會衍生很多問題。然而，今天在位的朋友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無須處理，這樣是否公道？我們有否對香港下一代人負責任？回歸最切實的問題。

主席，請容許我複述我發言的開場白。

看着歷史重複發生，我們只能盡最大努力，於議事廳內闡述當中利害......
我今天是帶着極沉重的心情就《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發言，因為立法會又會多一頁"黑歷史"，就是在2018年6月通過一項違法、違憲及嚴重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我一直不明白為何特區政府甚至北京政府要選擇這種最差的方法引入內地法例，嚴重踐踏"一國兩制"原則，並開立極壞的先例。當然，《條例草案》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也有漏洞甚至謊言。我想告訴各位議員，今天有關這項《條例草案》的辯論，已不再是討論高鐵是否值得興建、高鐵的經濟效益有多大或你個人是否喜歡及會否乘搭高鐵，也不再是引述民意調查結果，證明有多少香港市民支持高鐵及"一地兩檢"。我要集中討論的是，眼前這項《條例草案》違法及違反《基本法》。

其實，無論是特區政府或北京政府，都有更多更好的方法處理《條例草案》，但為何偏要選擇這種最差的做法？《條例草案》將對"一國兩制"造成極大的害處和傷口，因為香港將會劃出一個被視為內地口岸範圍的地區，而該地區將被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範圍。儘管這個內地口岸區仍然在香港特區的界線內，但卻透過《條例草案》被劃為非香港法律管轄的範圍，更透過《條例草案》令內地法例可以在內地口岸區實行。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除了列於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外，在香港特區範圍內只實行香港法例。因此，整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早已觸犯《基本法》第十八條。每位議員在宣誓時也承諾會擁護《基本法》，但政府當局偏要迫使議員通過《條例草案》，令內地法例可以在香港的某個範圍內實施。只要我們延遲1秒或1天通過《條例草案》，也會被抹黑成為罪人，說我們"阻住地球轉"。作為一位負責任的立法會議員，我們怎可以通過這項顯然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因此，我認為凡投票支持這項違憲、違法的《條例草案》的議員都是違誓，違反擁護《基本法》的誓言。香港立法會在這兩星期上演了一幕史上最大型的集體違誓事件，為何特區政府會無視《基本法》，向立法會提交這項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事實上，還有很多更好的替代方案。我不斷問自己，是否北京政府想透過這項《條例草案》，借這個表面上是市民想更快捷方便的民生議題，開立破壞"一國兩制"的先例？事實上，我們絕對可以在不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在內地口岸實施"一地兩檢"，而這就是所謂的替代方案。我們亦可以透過修改《基本法》及修改特區的界線，令內地口岸區不屬於特區範圍。這樣既不會違反《基本法》，亦不會對"一國兩制"造成重大衝擊。可是，北京政府及香港政府均認為，修改《基本法》不是好方法，亦沒有這需要。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夠為了便捷，開創引入內地法例及破壞"一國兩制"的先河。北京政府、香港政府與建制派千方百計，甚至無視《基本法》的規定，透過本地立法，強行在香港的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例。如果今天得逞，日後會否有更多地方透過本地立法實施內地法例？我之所以這樣說和感到非常擔心，是因為《條例草案》開立了極壞的先例，以致政府很大機會會在香港其他地方，利用同一邏輯實施內地法例，因為特區政府的確沒有承諾，這次引入內地法例的做法將下不為例。

政府不斷引用所謂的相稱驗證準則，指《條例草案》符合公眾利益，有迫切需要，社會代價與得益相稱，內地法律只適用於內地口岸區，並荒謬地指內地法律不是在全香港實施，僅是在指定範圍內實施而已；不會對全香港市民實施，只會對旅客實施；不會迫所有人接受，只是那些在西九站購票進入內地口岸區的人才要接受；不是由香港的警察或執法人員實施，而是由內地的執法人員實施。我想不同的議員已多次提出，如果這樣也能符合相稱驗證準則，將會後患無窮，只會令更多市民更加擔心，《基本法》竟然會被如此曲解。如果政府可以引《條例草案》為先例，日後亦可以基於其他的社會及經濟原因，再次採用相稱驗證準則通過其他法案，透過本地立法引入內地法例。

這種做法亦難免有為香港立法之嫌，令市民懷疑中央對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

由於時間所限，我只會提出一兩點。舉例而言，關於內地執法機構的人員是否有權從內地口岸區進入非內地口岸區範圍的問題，《條例草案》並沒有清楚說明。根據《合作安排》，內地執法人員不得在非內地口岸區執法，但卻沒有說明內地執法人員是否不得進入內地口岸區，所以我們必須提出這個問題。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當局強調，根據《決定》和《合作安排》，內地執法人員不得進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在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也沒有執法權。然而，事實上，人大的《決定》和《合作安排》均只提及內地口岸執法人員不得在非內地口岸區執法，但沒有說過不准內地執法人員進入非內地口岸區。

另一個不清晰之處是內地法律的定義。"內地法律"這4個字在《條例草案》中多次出現，但政府卻從未就這4個字作出清晰的定義。不過，《條例草案》訂明，內地口岸區實施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的人亦須遵守內地法律。一般市民認為，內地法律是指明文的法律或行政指令，但實際上何謂"內地法律"，在內地也不是十分清晰。事實上，中國政府的不明文命令才是最令人難以接受的，因為很多時候會凌駕內地法律或明文法律。主席，基於上述理由，我非常反對這項為了違反《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和開立極壞先例而訂定的《條例草案》，並認為這項條文不清、漏洞百出、建立於謊言上的《條例草案》，不應該獲得立法會通過。因此，我必定反對《條例草案》的二讀。雖然很多市民也像馬時亨一樣，認為很多反對《條例草案》的議員是"阻住地球轉"，但這反而令我更確信我們的堅持是應該的。還記得在10多年前，少數議員反對領匯上市，同樣被大多數市民和政客批評為"阻人發達"，並慘成"過街老鼠"。我相信終有一天，我們提出的種種問題必然會出現，而支持"一地兩檢"的市民和政客也會後悔，並且要承受支持"一地兩檢"所帶來的共孽。

主席，首先，我申報我入職的公司有代售內地高鐵票，將來亦可能會售賣由香港發出的高鐵票。主席，我發言支持《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自2004年開始規劃，直至2018年才可投入使用，進度緩慢。其間由行政會議於2008年批准工程，至2010年及2016年兩次立法會撥款引發不少風波後，現時才可進入最後階段，就關於"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進行審議工作，整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反觀與我們同期規劃的廣深港高鐵廣深段已於2011年通車，香港段足足落後了7年多。

反對派以超支為政治本錢，不放過任何一次抹黑、攻擊及曲解"一國兩制"的機會，使不少人受到誤導，質疑高鐵成效，甚至反對高鐵通車。他們除了認為《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外，亦認為高鐵投資巨大，只靠車票收益根本無法收回成本，因而把高鐵視為"大白象"工程。這種短視和缺乏客觀分析的觀點，並不能真正反映高鐵的實際價值。大家應該知道，隨着內地經濟和交通網絡高速發展，以及周邊地區經濟條件的改善，區內交往越來越頻繁，出外旅遊、交流和商業等不同形式的活動亦越來越多。香港一定不能錯失機會，政府必須做好規劃，增加投資交通基建項目，完善交通配套，以免落後於形勢，以便搭上內地發展的高速列車。所以，香港高鐵項目應視為重要的交通配套，為維持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優勢作出貢獻，能否收回成本則不應該視為成敗標準。主席，今年1月至4月香港的入境旅客有2,100萬人次，但當中非過夜旅客佔55%，增長達12.7%，遠高於過夜旅客增長的6.8%，主要原因是我們過於依賴廣東省的客源。其實，廣東省周邊省份的人口並不少，例如福建、湖南、江西和廣西的總人口便超過兩億人。近年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差，國民生產總值佔全國13%，只是由於直航不便，例如香港每天只有1班客機分別來往湖南和廣西的主要城市，每星期只有3班客機前往江西，導致這些省市的居民想來香港也不方便，減低了他們前來香港的意欲。日後當高鐵開通後，一定可以吸引這群潛在過夜旅客來港消費，高鐵亦有助海外旅客將香港視作中轉地，增加一程多站產品的吸引力。長遠而言，廣深港高鐵無疑有利提升香港在亞太地區的交通樞紐地位。此外，香港的潮籍及福建人超過200萬，不少人早期已移居香港，現時年紀老邁，行動不便，他們不敢乘坐長途巴士或費用高昂的飛機，所以減少回鄉甚至不願回鄉探親。香港高鐵開通後，肯定可以帶動這群長者及其後輩回鄉的意欲，有助兩地鄉情和親情交流。我是潮州人，所以我知道現時有很多長者也很期待高鐵盡快開通，可以由香港直接乘車前往潮汕。主席，未來內地高鐵發展將會由四縱四橫發展至八縱八橫的網絡，覆蓋面將由現時的2萬公里擴展至超過3萬公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路程雖然只有26公里，但一經接入全國高鐵的大動脈，便等於打通了內地甚至海外龐大的交通網絡，方便不同需要的旅客，尤其是年輕人將會有更多旅遊的選擇及發展未來事業的機會。為了讓高鐵能夠便利市民，發揮最大的效益，實行"一地兩檢"是最理想的方案。多份民間調查顯示，有超過一半的市民支持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支持率一次比一次高。我有信心隨着廣深港高鐵投入使用，市民享受到高鐵的便利，將會有更多市民明白高鐵存在的價值，就好像當年香港赤鱲角機場投入使用初期，曾引發不少爭議，但在20年後的今天，沒有人會再質疑香港國際機場的存在價值。主席，目前出現對《條例草案》的爭議，源於反對派想利用部分市民對內地政府的不信任，不斷質疑和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製造恐慌。當中爭議之一是在西九站進行"一地兩檢"沒有先例，質疑是"割地兩檢"。其實"一地兩檢"早已經不是新鮮事，往來英國、比利時與法國的"歐洲之星"列車早已實行"一地兩檢"多年，兩國之間也能夠達成合作協議。香港是祖國的一部分，更不應該存在所謂"割地"問題。只要在《基本法》的框架及香港的法律之下設立合作機制，我不覺得有甚麼問題。深圳灣口岸"一地兩檢"的成功實施，就是最好的例證。為免兩地人員跨境執法，保證"一地兩檢"有效進行，我們有責任認真審議《條例草案》，我不希望反對派設法阻礙通過《條例草案》。我們可以看到解放軍駐港部隊在香港多年，嚴格遵守《基本法》及香港法例，從沒有看到他們打擾香港市民，相比回歸之前的駐港英軍，駐港部隊肯定比他們文明得多。我相信未來在香港內地口岸區執法的人員一定會依法執行公務，不會違反雙方訂立的協議及香港的法例。第二方面的爭議是大家認為口岸設計有漏洞，我覺得更是無稽之談。任何口岸，包括保安嚴密的香港國際機場，為了保障消防安全及方便維修保養人員出入，一定有特別通道。當然，使用的時候要符合既定程序，這是非常普通的常識。有反對派議員要求提供相關圖則，是罔顧高鐵口岸安全，萬一圖則被恐怖分子或不法分子取得，後果不堪設想。第三方面的爭議是，有人提出可否不在"香港檢"？我覺得"內地檢"或"車上檢"均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香港高鐵站造價800多億元，主要的設施就是要配合"一地兩檢"。如果不在香港檢測，花這麼多時間和開支就會失去意義，只會令乘車的旅客及市民更不便。

主席，在《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我們看到反對派為了抹黑"一地兩檢"，製造很多無稽的言論和沒有根據的假設，目的是向大眾散布恐慌情緒。我認為《條例草案》的相關細節已經在法案委員會得到充分討論，我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再為反對而反對，亦不要再"拉布"，應該以香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務實地提出意見，政府亦應該就憲政問題及條文內容做好充分的解釋工作，以釋除公眾疑慮。

主席，我發言反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主席，請你聽清楚，是《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

主席，請你聽清楚，姚思榮議員剛才的發言既提及旅遊，也有提到香港人的退休問題和青年人的發展，全部都是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時所關注的議題，大是大非，公眾利益，亦涉及公帑。主席，由立法會通過高鐵撥款的第一天至今，香港人一直對於有關高鐵的法律、帳目和運作安全等，表示質疑，政府多年來也無法在不同場合，包括法案委員會上，作出充分而令人滿意的回應，問題依然未獲解決。

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怎可能通過一項違反《基本法》的《條例草案》？為何大家要相信大律師公會，而不要相信剛才發言的法律界人士何君堯議員？因為大律師公會的專業水平具有公信力。

主席，很清楚，《條例草案》就是要把香港特區的其中一部分，從我們的司法管轄範圍中剔除。根據《條例草案》第6條，被劃出的內地口岸區視為內地領域，大律師公會用"脫港"來形容，而我們民主派議員則用"割地"來形容，即香港的司法管轄區少了一部分。《基本法》清楚訂明香港的地界，這不是割地是甚麼？這根本是事實的陳述，但卻觸及政府、北京、建制派和保皇黨的痛處，這才是核心問題。主席，割地和兩檢的條款在《基本法》內並沒有憲制和法律基礎，也沒有依據。

這帶出的客觀效果是，正如何君堯議員剛才多次強調，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認為符合便是符合。《決定》既凌駕於香港的《基本法》之上，也凌駕於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須在不違反《基本法》的情況下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之上。主席，這可說是對香港"一國兩制"的嚴重衝擊，並在《基本法》打開了一個大缺口。市民可能會懷疑，香港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和法治精神已受到嚴重影響。陳帆局長和政府要求方便、速度和效率，又以經濟效益為由摧毀我們的小憲法、扭曲《基本法》，奉迎北京政府，符合當權者由上而下透過人大的一錘定音，犧牲香港的法治，用香港人的公帑興建天價的鐵路網絡。主席，我想再次強調，我在法案委員會念茲在茲，多次追問和查詢，即使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來看，高鐵在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安排也存在大量問題，而且並非單純衝擊法治及違反《基本法》的問題。政府的解釋令人十分失望，對於高鐵在通車初期的虧蝕情況，一直沒有提供詳細的財務推算。

文件更指出有可能出現客量低於預期的情況，但即使如此，"營運收益低於營運開支而出現營運虧損的可能性也不大"。後來，高鐵超支延誤要再次尋求撥款，政府便在2009年的7年後，即2016年2月向立法會提交最新的高鐵客量預測，並在文件中更新營運效益預測。不過，政府仍然堅持高鐵自通車日開始並不需要補貼，因為"即使將來乘客量略低於預期，營運收益低於營運開支而出現營運虧損的可能性不高"。歷任3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終於到了2018年2月，陳帆局長才突然改口說高鐵香港段在營運初期有啟動期，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需要補貼亦不出奇。陳帆局長更指所謂的補貼，是指港鐵公司拉上補下的補貼，而並非政府的補貼。因此，如果港鐵公司與政府簽訂50年營運協議，便會自行安排，這是現時在席聆聽我們發言的局長親口說的。主席，港鐵公司自行安排50年"拉上瞞下"的補貼是甚麼意思？

會否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即使香港市民不乘搭高鐵，不購買高鐵車票，但只乘搭港鐵本地線也要分擔這些開支和補貼？政府一直沒有清楚說明將會怎樣做，但卻要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主席，這是一條實在的財務開支數學題，雖然並不複雜，但政府也有責任作出交代。

列車站點數目的改變，必然影響高鐵的客量預測及營運預測，進而最終影響我們現正審議的"一地兩檢"安排的便捷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高鐵是否仍然需要"一地兩檢"已成問題，高鐵是否一條高速鐵路也成疑問，更不用說接連出現的醜聞，包括工程失誤及超支延誤等。主席，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政府對於有關購買車票的手續費用，即購買高鐵內地段、並非高鐵西九龍站可直達的內地長途站點的車票的手續費用問題，未能清楚解答，只是不斷表示正在進行商討，但卻要求立法會盡快通過《條例草案》。

在高鐵列車試行時，不單發生出軌事件，亦出現車輪偏離的情況，更有漏水、車軌水浸影響信號系統及路軌彎曲等問題。即使在草擬圖則、規劃以致施工的過程中，港鐵公司、路政署、獨立監察和核證顧問均有參與，但也出現上述的疏忽情況，香港人當然會擔心高鐵的行車安全。政府有沒有做好監察工作？

我再次強調，在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後，不單不會如政府所說為香港帶來好的社會效益，更可能會帶來種種不同的負面影響。有議員甚至把高鐵和大灣區概念扣連起來，但當兩地的融合越來越深，大陸已有事例證明高鐵會帶來跨境僱員居住和樓價飆升等問題。上海虹橋高鐵站於2010年7月投入服務，當地樓價在5年後已上升1倍。儘管北京雄安城際鐵路尚在動工階段，但當地已經變成"炒樓天堂"。

此外，神憎鬼厭的港鐵公司主席馬時亨又表示，香港青年可到大灣區置業，乘搭高鐵往返辦公室只須1個多小時，這說法完全是"堅離地"的，主席......

為何我反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呢？我們其實在討論法律、民生和經濟都要為政治服務的議題。局長或前任局長在興建廣深港高鐵期間，已兩度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我也不知道高鐵是否會順利運作，因為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了很多問題，包括緊急情況下的安排。例如，如果高鐵在隧道內停駛或遇到緊急情況，高鐵乘客必須離開車廂，法律上應如何處理呢？局長和一眾官員曾經對我說，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車廂是密封的，他們會安排車輛令高鐵駛往其他可以停泊的地方。

另一個很多議員提出的問題，便是國際法在內地口岸區營運中的高鐵列車車廂內的適用問題。根據局長和政府的答覆，營運中的列車和內地口岸區所佔的總面積並不很大，只有100多萬平方公尺，因此發生涉及國際法的糾紛的機會率很低。

我們現在審議《條例草案》，除了發現《基本法》有問題外，香港可能已經違反了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的國際協議。

當然，很多同事也提出《基本法》的問題。

當然，美國、英國、澳洲、新西蘭和香港特區都是實行普通法，但這兩套法律並非真的南轅北轍。其實，大家解讀條例都應有規有矩。大陸法和普通法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大陸法大多數法例都沿自成文法，但由於這兩套法律體系不斷互動，很多實行大陸法的國家或地方的法院近期都有就一些法例的詮釋作出指示，包括現時最高人民法院不時會就內地的成文法作出解釋或指示。

無論是人大常委會或政府就解釋為何《基本法》第十八條適用於香港而給我們的回覆，都像是侮辱我們的智慧似的。另一個普通法和成文法的不同之處，在於根據成文法進行審判時，法官可以擔當調查角色，這也是基本差異，但在解釋法例方面，卻不能無限擴闊，尤其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解釋。根據一封於2月22日發出的信件內容，內地法律的適用範圍只限於高鐵站一小部分地方，涉及的面積不大，而且只適用於高鐵乘客。如果乘客不選擇乘搭高鐵，那麼《條例草案》或內地法律便不適用於這些乘客。

首先，立法會通過一項決議案，然後由特區政府和美國有關當局簽訂合作協議，由於合作協議屬於外交事務，人大常委會可以作出決定。

主席，《基本法》有部分條文具凌駕性，例如，按照《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二條規定，人大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些都是具凌駕性的條文，所以我剛才說的清關安排其實不可以實行，因為有第一條和第二條的規定。根據同一個道理，即第十八條與跟特區政府有關的第一百零四條或第一百零五條比較，因商業理由作出安排等，這些都不是理由。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基本法》第一章總則具絕對凌駕性；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也具凌駕性，所以《條例草案》根本有政治取態。

但是，《基本法》立法原意根本沒有"一地兩檢"的構思，如果要看立法原意，便不能在這裏愚弄市民。即使普通人看《基本法》，也大概看得出來。當然，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架構，大家都知道，法律為政治服務，當中央政治局常委，當前總書記胡錦濤或現任總書記表示高鐵要在9月通車的時候，各級權力機構必須遵從這項政治決定。我反對《條例草案》恢復二讀的理由是，......

你的精神健康好嗎？我認為陳帆局長的為人有時難以觸摸，當立法會《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委員會視察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時，陳帆局長在4月30日明明拒絕議員巡視內地口岸區界線，並說："你有你的要求，我們也有我們的看法。

局長亦表示，政府絕對尊重立法會審議法案的權力及程序，他會以最大的耐心及誠意聆聽議員的意見及回應。我聽到這句說話便感安心，有人說他是"走數局長"，但我說他是"佛系局長"。我以為這位"佛系局長"真的有所頓悟，明白為官之道在於聆聽，在於耐心，在於誠意。豈料當全體民主派議員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表對"一地兩檢"的意見後——這些意見對他來說或許是不合情、不合理——陳帆局長竟然一句也沒有回應，便交由陳淑莊議員直接總結發言。陳帆局長態度反反覆覆，我真的擔心他的精神健康。他是否患上傳說中的"無定向喪心病狂間歇性全身機能失調症"，這病是否真的在香港出現呢？還是正因陳帆局長有此能耐，他才被挑選為最合適推銷"一地兩檢"的人呢？

為何我們常說"一地兩檢"是違憲違法呢？這是因為"一地兩檢"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決定。政府從沒有公開交代多項資料及細節，我們對"三步走"是何時簽署、與誰簽署也不知道。"一地兩檢"若然通過，就是"賣香港人豬仔"。

我嘗試總結13點對於"一地兩檢"的意見：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2010年後，花了7年時間與內地相關部門研究及討論廣深港高鐵的海關、出入境及檢疫安排。有關當局經過7年的研究後，仍未能為現行安排的法律基礎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至於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安排的法律基礎所作的解釋，更是毫無說服力，令人非常不滿，這是我無法支持的原因。第二，2017年7月25日，政府提出"一地兩檢"的安排：即內地法律及司法管轄權將適用於香港兩個地區，包括西九龍總站的部分範圍及高鐵車廂。在這些範圍內，大部分的香港法律將會被內地法律所取代，我無法接受。第三，舉例而言，任何人在內地干犯尋釁滋事罪，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刑事拘留或管制。

主席，剛才邵家臻議員讚賞陳帆局長一直留心聆聽議員的發言，他現在離開了會議廳，我認為休息一會也是應該的，沒甚麼大問題，尤其是他外出後，可以花點時間關心沙中線現時發生的大問題。其實陳帆局長也算是盡力和尊重立法會，昨天和今天均有出席會議，但我們一直看不見負責這項法例的兩名官員，即律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我希望藉此機會在這裏傳召......不是傳召，是請求他們出席會議，給些面子，他們也應該聽聽議員對整件事的意見。主席，我發言反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我相信很多議員表示反對的原因，是認為這項《條例草案》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當然，在邏輯上，最基本的是，如果這項《條例草案》違反《基本法》，我們根本不應該讓它通過，我們宣誓效忠和捍衞整套《基本法》。而且，把這樣的法案提交立法會，是陷立法會議員於不義，在法理上亦說不通，而在歷史上而言，這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先例。

在投票後，大家便會當作這件事已經過去。主席，早前我們正因為這個原因，提出把辯論中止待續的議案，不想這件事繼續錯下去，但未能成功把辯論中止，於是我們又回到這個困局。或者這未必真的是一個困局，因為在香港立法會，議案只要獲得足夠票數便可以通過，在這樣的政治現實中，《條例草案》最終一定會獲得通過，分別只在於主席決定讓議員有36小時的辯論時間，還是再多給我們幾個小時；於兩個星期內通過，還是3個星期內通過。

我們也沒辦法，只能盡量向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發問，希望他可以在這樣短的時間內說出他的想法。

但法案委員會的公聽會只給予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先生3分鐘的發言時間，其中一部分我記得很清楚，例如很多委員的說法與主席的說法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說立法會不應該決定有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是否違憲，它並非適當的場地，大家不如早日讓《條例草案》通過，反對者可以提出司法覆核，交由法庭裁決。

我問他是否認同這些說法，即立法會應盡快通過《條例草案》，立法會的責任只是通過《條例草案》，通過後便交由法庭處理，法律界人士會相信法庭，所以交給法庭處理便行；還是他認為我們在議會內有責任細心審議《條例草案》？

我開始懷疑，今次的法案委員會主席甚至副主席，究竟是以立法會議員的身份擔任，還是認為自己代表政府，所以要配合政府這樣做。

我亦想提出一點。

"我可以在這裏說，真的有多於一位外國領事向我們提出這項質疑。他們的問題很簡單，如果他們的國民在內地口岸區求助，究竟應該由他們在香港的領事還是廣州的領事處理此事？

這些問題不是我們想出來的，是很多外國使節清楚地向我們表示，此事極有問題，他們不知應如何處理。當然，沒有人可以代表他們，甚至在這個議會內也沒有議員可以代表他們提問，並得到答覆。

且不說現時工程上已經出現的問題，包括噪音、滲水等，我不想以所謂很"黑心"的態度對待此事，我只希望提醒大家，每位市民均會看得十分清楚，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曾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今天和下星期繼續提出的各項問題，其實最後真的會逐一發生，屆時的亂象，不好意思，結果須由現時的官員處理。所以，我們較早前提出中止待續議案，而現時在這裏表示要否決《條例草案》二讀，民主派所有議員一定會對此投反對票，原因是我們不想這件事一直錯下去，如果他們要一直錯下去，我們就要告訴他們，我們已經提醒他們不要這樣做。但他們一意孤行，不知道盲目執行中央命令的結果，就是日後他們真的有很多"蘇州屎"需要處理。

主席，我最近觀看網絡新聞，有一篇頗受歡迎的文章，文章的標題是"新聞逃避者"，內容是說現時香港人太灰心，所以看到新聞也會別過面。

在今天這個場合，我們很需要在這15分鐘立此存照，告訴那些仍未逃避這類新聞的市民，以及那些有機會回頭想一想，希望知道香港現正發生甚麼事情的人，究竟高鐵一直以來存在甚麼問題？陳志全議員剛才說得很好，這真是一個最差、最差的結果。但是，很多人可能忘記了，這最差的結果其實是一步一步地引我們上賊船，一步一步地脅迫我們而達致的。大家也記得，高鐵其實是曾蔭權時代的十大基建之一，無緣無故地要把總站設於西九龍。

我相信10個市民中有9個也不知道，因為打從一開始，政府便以"方便"作為它那輛"坦克車"最前面的那塊鋼板向前撞，其他所有對制度的質疑、各方面效益的問題、為何花這麼多錢等的問題，都好像在"方便"的大前提下全被撞走了。主席，在這個過程中，我對運輸及房屋局和律政司的整個運作方法及思想模式非常失望。"三步走"的最後一步應該在香港，但大家完全看不到特區政府是以香港整體制度的利益為依歸，反而怎樣呢？其實這兩個部門是在"扯貓尾"，運房局負責隱瞞資訊，到了今天，《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快要通過了，連當年處理深圳灣口岸時有的透明度也欠奉。我們又不知道雙方有否簽訂租用協議、有否訂定價錢等，究竟是租還是不租，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有人說其實也不會透過租用的方式進行，因為業主沒有理由要向租戶租用地方，所以是永久的。

"老兄"，現在已是2018年，而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政府在2009年提交立法會開始討論，其後已經一直拖延。這已是習以為常的事，凡是涉及跨境基建，運房局就好像腦閉塞般，又把嘴巴合上，完全不會向香港市民負責，港珠澳大橋已是另一個很清楚的例子。

它竟可以解釋說《條例草案》生效之後，那些人員會遵守《條例草案》，所以無須遵守香港法律。

花了這麼多錢興建一條橋、一條鐵路，當然是要方便，於是便推行汽車的"自由行"，越多越好，否則如何能"塞爆"港珠澳大橋，以免成為"大白象"？

第二是相類似的做法，一步一步地機關算盡，以所謂商業的好處或利益迫使香港人放棄政治上的自主。

遲些再派發大灣區身份證，接着民建聯又說在大灣區上班的香港人應可以在那裏就香港的選舉投票。每一步也是機關算盡，目的是迫香港人放棄自由、放棄政治權利，整個根本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另一方面，本會的主席閣下你極之無耻地設定辯論時限，規限修正案的提出......

所以，大家看到香港人逃避新聞，我也很明白，但北京對香港科幻小說式的控制已經透過"一地兩檢"安排迫在眉睫。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是認清形勢，每一步都要從一個大的角度出發，不單考慮香港的政治、不單捍衞香港人的自由、政治權利，亦要知道北京的圖謀，我們要聯合所有不希望受到威權控制的人一起對抗威權統治。

主席，我國高鐵網絡應是當今世上最大規模的，全長超過兩萬公里，預計到2020年更會擴展至3萬公里，覆蓋全國八成以上的大城市。高鐵除了可利便市民和旅客，加強人與人、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聯繫外，更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其實，早於2000年，香港便開始討論和規劃高鐵，至今已超過足足18年。十八年的時間，嬰兒也長大成人了。內地高鐵網絡發展至今已四通八達，更把相關建造和營運技術輸出海外。

部分人士反對這項《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質疑在高鐵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質疑相關法律基礎和實際運作上的種種問題；擔心會影響人權、自由、法治，以至在執法和營運上可能出現的問題。亦有人關注高鐵票價、購票安排或試車時出現的技術和安全問題。香港經濟要持續發展，就要掌握內地發展和規劃帶來的機遇，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必須在交通基建上與內地接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另一個重要跨境基建港珠澳大橋也必須盡快開通，從而加速兩地的人流、物流等往來互通。在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目的正是讓香港市民可以更快捷方便地往來內地，到內地旅遊、經商、就業、就學甚至定居，這是香港主動向內地提出的要求。如果內地高鐵網到達深港邊境便停頓了，香港就很容易被其他內地城市孤立和邊緣化，無法搭上國家高速發展的列車。既然高鐵對香港和市民有利，並獲大多數市民支持，如果當中出現法律、營運或票務問題，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應當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尋求解決辦法，而非一旦感到任何擔心、疑惑或憂慮，便甚麼也不做，只管抗議或拖延，甚至為反對而反對、為爭拗而爭拗。有關"一地兩檢"的法律問題，兩地政府已透過"三步走"程序解決，人大常委會已於去年年底作出議決，確認高鐵"一地兩檢"合作安排合法、合憲。大家必須明白，《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憲政安排均沿於中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常委會則是解釋憲法和《基本法》的最終及最權威機構。如果仍然有人對此不表認同，可通過司法途徑在法院處理，而非繼續在立法會兜兜轉轉，議而不決，浪費光陰。主席，事實上，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等國家亦有類似的一站式通關安排，香港深圳灣口岸亦已實施"一地兩檢"多年，至今沒聽到出現甚麼大問題。對於票價和票務問題，我很高興近日亦有反對"一地兩檢"的同事對此表達關注，要求政府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盡快與內地當局商討，盡量減低票價和簡化售票手續，最好能讓香港人可以直接在西九龍站購買車票，直達全國高鐵車站。他們似乎亦感受到，很多香港人熱切期待高鐵香港段通車。最後，我想指出，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草案》，以及當高鐵香港段所有工程順利峻工後，政府及港鐵公司必須做好相關籌備、測試和應急應變工作，避免香港高鐵和西九龍站在通車初期，像當年香港國際機場開幕般出現混亂和錯漏情況。

主席，無論世界變成怎樣，我今天都會站起來，反對這項不合憲的《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主席，政府將《條例草案》交付本會審議，我現在發言反對《條例草案》通過二讀。今天較早時，我就中止待續議案發言時指出，我認為本會審議《條例草案》違反程序，故此應該中止有關審議。然而，在這一節辯論，我將會根據《議事規則》第543條，集中討論《條例草案》的原則及整體而言有多拙劣不堪。特區政府有能力將一個謊言說了足足10年，厚顏至此，身為代議士，深感難過。我很感謝陳淑莊議員昨天發言時提及《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反證政府在今次《條例草案》的審議有違程序。事實上，我們要辯論《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實在不能夠不回顧這10年來構成《條例草案》脈絡的事件。

但是，由2008年起至今這10年來，議會和公眾不斷追問政府研究"一地兩檢"的進度、有關憲制和法律問題的可行方案，以及與內地商討的進展，一直不得要領。特別是翻查2010年財務委員會審議高鐵工程撥款的文件後，我們得悉政府一開始已在西九龍站預留空間進行"一地兩檢"，但在財委會討論時，政府只是不停以"研究當中"作為掩飾，以大量失實陳述來欺騙議員。直至去年6月30日，張炳良仍然說政府就高鐵出入境的安排沒有任何方案。但是，事情接下來的發展，就是這個撒了近10年的謊言"炸開"了香港法治制度的缺口。

主席和各位議員，《條例草案》的詳題並無提到上述背景，弁言只提到11月18日和12月27日的事宜。我今天便要"還原"《條例草案》的背景，每一步均"看似"合法而按部就班，但其實每一項操作均凌駕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體制，亦即程序違憲。在中止待續議案的辯論中我已指出，《條例草案》多項條文與《基本法》的規定相違背。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我們強行審議《條例草案》，是有違《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憲制責任。主席，在辯論中止待續議案時，梁美芬議員曾引用人大常委會就政改釋法及《基本法》中文版的例子，並認為"《決定》的效力等同釋法"。這正正說明內地的政治決定再一次凌駕及蠶食香港的法律制度，亦即朱凱廸議員今早所指的"黨大於法"。許多同事也引用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指出政府提交《條例草案》完全與《基本法》有所抵觸。我知道何君堯議員對於引用大律師公會的聲明有強烈意見。他認為大律師公會沒有內地法律專業資格，所以有關批評沒有根據。他甚至是建制派中唯一議員去信要求修訂法案委員會報告。假如這種說法真的成立，我恐怕他要重新考慮是否支持"一地兩檢"，因為"一言九鼎"的李飛也不是讀法律的。

代理主席，最近，美國和中國進行貿易戰，背後的世界格局究竟如何？大家也知道，我們國家現時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我們國家亦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的方略。

可是，要前途無限，便一定要做好連接和基建，因此興建一條快捷方便的鐵路連接香港和內地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這已討論多年。由回歸初期討論香港至深圳的快速鐵路等區域快線，及至2005年港府決定以廣深港高速鐵路方式來發展，再到2010年批出撥款，這些全是由香港政府主導的工程。首先，我要反駁一些反對派的說法，指這是由北京order的政治工程和任務，這完全與事實不符。興建高鐵的過程，經歷重重困難，但經過10多年的發展，現在已到了"臨門一腳"，就是審議《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

這是極不負責任，更對香港造成莫大的傷害。

香港過去自稱是"東方之珠"、亞洲國際都會，是具備國家特殊功能的城市，在大灣區佔一龍頭地位。

近期，香港民意調查中心的調查顯示，66%的受訪者認同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認為這是最方便和最快捷的方案，而56%的受訪者認為"一地兩檢"並沒有破壞"一國兩制"。香港研究協會本年年初的調查亦指出，五成四受訪市民希望在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當然，中大和港大的調查均顯示，有超過半數市民支持在西九站實施"一地兩檢"，遠超反對市民的意見。當然，有反對派指"一地兩檢"應由民意決定。

至於市民為何支持高鐵，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高鐵是便利交通的民生項目，所以大家千萬別把高鐵政治化，又或危言聳聽，這樣做只會脫離民意，是離地的。代理主席，國家未來將大力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並希望把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都市群或生活圈，粵港兩地的交流在可見的將來將會十分頻繁，因此在"1小時生活圈"內如果沒有高鐵，是一定無法成功的。因此，大家應看看如何令我們的高鐵更有效率，而"一地兩檢"是必不可少，否則，高鐵與現時的東鐵或直通車又有何分別呢？我們很難想象，當高鐵已覆蓋內地的三四線城市，而香港仍被排除在外，又或是要推出"兩地兩檢"等其他方案。老實說，我認為高鐵現時的票務安排或線路安排仍有改善空間，我經常詢問為何直通車只可到達4個短途站和14個長途站，而我們可否爭取直達全國不同的城市，不僅是14個站，而是40個站、400個站——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多。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便一定要落實"一地兩檢"，只有落實"一地兩檢"，才會有更多人乘搭高鐵，有更多人乘搭高鐵才可跟中國鐵路總公司爭取興建多一些線路，所以"一地兩檢"對整個高鐵的效益至為重要。

當然，有反對派同事指出，當前的情況並不相同，深圳灣口岸是由內地出租一幅數十公頃的土地給香港，而今次則是內地向香港租用兩層地方，是有分別的。我先要說明，從操作的角度來看，大家也知道，深圳灣口岸多年來也不曾出現越境執法、"神秘門"、"隨意門"等事件，又或是執法不清等問題，實踐上非常有效果。

如果按照反對派的邏輯，只是使用CIQ安排，同樣會違反他們所謂的法律原則，所以CIQ方案同樣不夠好。如果要做，便做全套，落實全套"一地兩檢"，除了那6項事項外。有反對派議員提出，"一地兩檢"違反"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即"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我只想指出一點，就是他們沒有"一國"的概念。

說到最後，這也是信心問題。事實上，《基本法》訂明的"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重心，便是國家是一個持份者，沒有國家的批准，"兩制"是無法落實的。今次落實"一地兩檢"採取"三步走"的安排，第一步是簽署《合作安排》，第二步是人大同意，最後一步是本地立法。其實，經人大同意後，基本上即認可這件事在憲制上絕對沒有問題。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有人認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他們應該做的是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我聽了陸頌雄議員的發言很長時間，但據我理解，他剛才有關司法覆核的說法，我似乎沒有聽過任何一位議員有這樣的主張。
區諾軒議員，這不是規程問題。如果你想要求發言的議員澄清，你可以提出要求。
我要求陸頌雄議員澄清。

當然，如果反對派在司法覆核中勝訴，我相信政府也會依法行事，作出修正。代理主席，我和工聯會均支持《條例草案》，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同時支持高鐵如期開通。我們希望高鐵將來可以發揮最大效益，我們會繼續跟進票務安排和票價，例如可否提供票價優惠、可否開通更多直通班次等，以期高鐵發揮最大效益，讓市民分享高鐵落成的成果。

我們希望政府屆時能作進一步交代，開誠布公，讓市民更清楚知道"一地兩檢"是公開、透明和合法的。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一地兩檢"今天進行二讀辯論，距離最終表決的時間又走近一步。我認為高鐵必須如期在今年第三季通車，而《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必須在主席定下的36小時內完成三讀，予以本地立法。在這兩項大前提下，任何人也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為香港作出貢獻的態度堅守崗位，完成表決，確保《條例草案》及時通過。

事實剛好相反，興建高鐵連接內地高鐵系統是我們的要求，由人大常委會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實際情況作出批示，亦是"三步走"其中一個環節。反對派試圖阻撓此事，一次又一次評論和攻擊《條例草案》。

在辯論"一地兩檢"期間，我們也聽到反對派提出很多意見和修正案，雖然其中有部分有點意思，但大部分卻是極不正常。對於今次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之前曾有13名反對派議員提出合共75項修正案，大多數不具甚麼價值和意義，而有些亦頗為荒謬和荒誕，但畢竟主席也抱着持平的態度，批准了24項修正案，讓議員在今次二讀辯論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考慮。舉例而言，陳志全議員提出罰則條文，訂明內地人員一旦進入內地口岸區範圍以外的任何地方，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000萬元及監禁10年，罰則較販毒還要嚴重。這種建議實際上匪夷所思，令人懷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們是否期望內地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來如果陳志全議員在當地稍為行差踏錯，是否亦同樣會遭罰款1,000萬元及監禁10年？這根本站不住腳。事實上，《條例草案》只有8項條文，絕不複雜。即使有個別爭議之處，議會亦有充足時間進行討論，反對派完全可以有效利用會議時間發表意見。但他們不單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在討論中費心思作出積極和有建設性的建議，反而挖空心思尋找方法進行"拉布"，阻礙辯論，根本是與民為敵，令人感到非常失望。

其次，"一地兩檢"的安排並無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因為在西九龍總站的內地口岸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實施範圍只限於內地口岸區內，而實施主體是內地有關機構，適用對象則是處於內地口岸區的高鐵乘客，與《基本法》毫無抵觸，更何況人大常委會已在2017年12月27日批准通過"一地兩檢"《合作安排》決議案，在這方面已作出全面考慮。西九龍總站的內地口岸區將會被視為內地範圍，而"一地兩檢"也完全符合《基本法》和《憲法》。簡單來說，它既合法，亦合憲，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可說是至高無上，並在香港的憲制基礎和框架內有一定的地位。最後，反對派亦阻撓了"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時間表，希望藉此盡量拖延，不斷強調和表達香港大律師公會所提出的法律意見，似乎在太陽之下只有其意見才是金科玉律，可說是絕對權威。

是否有點執着？事實上，香港大律師公會並非司法機構，亦沒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而在公會內的25名執委中，無人具備中國法律執業資格，亦對《憲法》缺乏專業認知。究竟他們有何資格對"一地兩檢"進行法律挑戰呢？

這種態度的表述是否夜郎自大呢？高鐵將在今年9月開通，確保經濟和社會效益最大化，而《條例草案》必須在立法會本年度會期於7月完結前通過，時間已經非常緊迫，而反對派的種種行為明顯暴露其不真誠為香港服務的態度，以及不願意為香港"鋪橋搭站"的真正目的。不僅如此，這些反對派還想堵死香港的前路和後路，千方百計阻撓香港發展，不禁令人懷疑他們究竟居心何在。代理主席，香港需要的是抱持真誠、真摯和真心態度的議員為香港服務。要為市民作出貢獻，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如有意見分歧，大家可以充分表述，在這裏盡量以自己的才智、思維說服對方。

到最後，她醜陋的面孔亦會如她剛才所說般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分。我們需要的是展示我們最大的能耐和最好的才華，而非展示醜陋的面孔，留存歷史。

在2016年10月，我們看見有些人根本不合規則，連作出宣誓的水平也未達到，而他們最終亦被"DQ"。我們所做的事必須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以及香港整體市民所接受的傳統標準。因此，代理主席，我們需要的是真誠、真摯、真心為香港服務的議員，為市民做些有貢獻、有裨益、有建設性的事情。毋庸置疑，通過《條例草案》是重要的工作，我們務必完成。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恢復二讀《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我早前的發言亦指出了問題不是關乎我們會否乘坐高鐵或是否支持高鐵，問題是關乎這條高鐵在香港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的安排，造成我們在憲法的問題上必須面對衝擊和挑戰。

我們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也曾召開公聽會，聽過很多意見。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亦有表達他們的專業意見。

最大的問題是，在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過程當中，政府，包括律政司司長，一直也沒有好好地回答大律師公會和很多議員提出的問題。民主黨反對恢復二讀，原因是我們仍然很關心有關《基本法》的問題。如果我們通過《條例草案》——而我亦說過很多遍了——我認為會違反《基本法》內最少3項條文。首先，是違反了《基本法》第十八條。《基本法》第十八條指出全國性的法律不會在香港實施。這項條文的訂立其實很重要，是香港的"一國兩制"能否繼續維持的一個很重要的法律壁壘。意思是，如果全國性的法律要在香港實施，應該實施只關乎國防外交、並載列於附件三的條文內的法律。但是，如果現時我們通過《條例草案》，我們會把西九龍高鐵總站地下的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甚至是列車上及扶手電梯等範圍均列為內地口岸區。在地理位置上明顯地這裏是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範圍，但原來是可以透過《條例草案》勾走西九龍總站地下的這一部分，然後改名為內地口岸區，不再是香港的一部分了，或者可說是香港裏的內地口岸。在法例上，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做法，我們要向小朋友或學生解釋這個情況也有困難。在香港，我們過往以羅湖的深圳河為界線，深圳河以南為香港，但原來一直南下到了西九龍站，除了地面及總站的第一層外，下面的部分便不叫做香港了。

如果現時通過《條例草案》，會製造一個新的地帶，這便是無視《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在"一國兩制"的分隔和很明顯的法律區隔下，我們是依靠《基本法》來保障香港特區的。"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確立的國家政策，亦是《基本法》的精神所在。我們經常聽到建制派或中央的官員說，我們要尊重《基本法》、擁護特區的《基本法》。這點民主黨是完全認同的，我們也絕對擁護真正的"一國兩制"，但《條例草案》很明顯地在一個很清晰的法律區隔、兩制的區隔上打開了後門，所以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在社會上引起很多爭議。問題討論的層次不是我們是否可以早日乘坐高鐵到內地旅遊，而是憲政的層次必須嚴肅處理。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也很明白《基本法》還有第十一條，這是在《基本法》第一章的總則內，該條第二款是這樣寫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我們這個立法機關所通過的任何法律，包括我們現正進行二讀辯論的《條例草案》，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現在顯然地抵觸了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雖然律政司司長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席上嘗試解答，認為其實沒有抵觸，因為你要購票才能進入高鐵站的內地口岸區，並沒有人強迫你進入，如果你不進入，便不會影響你，只要有某些法例不應用於全港，而只應用於部分地區及部分人，那也可以容許大陸執法人員在該地區內對進入裏面的人實施內地法律。

我們甚麼時候會容許在香港劃定某些地區，對走入該地區的人不執行香港的法律，而是執行大陸法律的呢？

剛才何君堯議員——早前也有其他議員，例如陸頌雄議員——十分激動地說："你們不喜歡的話，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可趕快提出司法覆核"。

我相信稍後再引申出的一個終局，便是很可能在就這項司法覆核作出判決或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再介入進行釋法，這樣我們又再打開一道門，邀請中央釋法。

其實，我們最不明白的是，政府在過去其實有近10年時間可以好好地就如何處理這項憲政問題提出不同的方案。即使是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提議——或石永泰的提議——也指出，要解開這個死結其實只有兩種做法：第一，考慮透過《基本法》附件三作出修訂，把有關的重要條文寫進去。

我們並非一定要反對高鐵，但我們一定要反對一些會衝擊及破壞"一國兩制"、削弱香港司法管轄權的法例，反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引入大陸法例。這些全部也會令我們的"一國兩制"系統面對我們可能無法想象的衝擊。所以，為慎重起見，我們民主黨希望政府撤回《條例草案》，然後從長計議，看看在憲法層面上，我們有甚麼出路可處理有關廣深港高鐵的安排。我謹此陳辭，反對二讀。

代理主席，有關《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二讀，我當然反對。

我不知道我今次發言會否用盡15分鐘，因為我今次發言時，感到有點不太高興。作為反對派議員——或自認為反對派——我們不能只單純反對好像《條例草案》般把香港《基本法》損害至無法彌補的某些條文或法案，我認為更徹底的做法應該是反對在香港興建高鐵。

因為任何政權也很喜歡在自己的管轄地或所在地建立象徵物，尤其是殖民政權會比較看重這種行為。

因此，關於第61b條，我回應陸頌雄議員提出的問題，為何泛民主派的議員或沒有人會考慮提出司法覆核？如果大家真的清晰兼透徹了解第61b條的寫法，便會明白，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通過《條例草案》把該範圍劃給內地後，即連司法覆核的權力也被褫奪。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可以很簡單地指出，反對《條例草案》不需要談金錢或將來有多少經濟效益，這些純粹是估算；我們只須討論一個問題：假如內地口岸區有人命傷亡或損失，究竟由誰負責？《條例草案》通過後，所有事情也絕對有理說不清。現時西九龍正下大雨，大家都看到車站漏水，如果有任何意外，單是漏水、水浸，究竟由誰清理？

大律師公會直言，《條例草案》實際上是試圖在不重劃邊界的前提下，透過第6條的"推定條文"，以法律手段把原屬於香港特區的一部分，從香港特區的行政及司法管轄範圍中剔除，把該部分"脫港"，坊間直截了當稱之為"割地"。大律師公會認為，有關方案在《基本法》內並沒有憲制法律基礎和依據，也和不重劃邊界的法律後果自相矛盾。大律師公會強調，在西九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與在深圳灣口岸設立港方口岸區，兩者有天淵之別。一方面，深圳灣港方口岸並不處於香港特區範圍內，深圳也沒有法律或憲法條款，訂明香港法例不得在深圳實施。在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下，深圳灣港方口岸區雖非香港特區的一部分，但在深圳政府及香港當局的協議下，該處可實施香港法例，這是香港特區管轄範圍和獲授權的擴充。相反，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所在地域，從來也是香港特區一部分。《基本法》規定，除附件三訂明外，全國性法律不得在香港特區實施。《條例草案》第6條試圖以法理"脫港"的手段，繞過附件三引入內地全國性法律，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指定範圍內實施，此舉無可避免會抵觸《基本法》。全國性法律的延伸與香港的管轄權是否能遵守《基本法》及如何理解《基本法》第十八條和附件三的法律問題，並非透過中港雙方協議所能處理的問題。

按大律師公會的法理邏輯，基於《基本法》，香港不可能有"一地兩檢"，甚至連內地人員在特區範圍內進行"車上檢"或"預檢"也不可能，而必須進行"兩地兩檢"。在成效這個關鍵問題上，大律師公會的說法突然變得委婉，指出："就廣深港高鐵的可取性，其經濟裨益或可行性，並沒有特定立場"。法律界朋友經常形容《基本法》是一棵有生命的樹木，需要隨着時代發展而轉變。然而，就我所見，在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上，《基本法》就如同緊身衣，束縛及阻礙任何轉變。我並非法律界人士，不能在此回應大律師公會的論點。日後，如果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定會有能人可以作出具體回應。我長篇大論引述大律師公會的意見，無非想具體說明，在香港社會中確實存在一些看法，認為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特區地位特殊；為了維護香港這種獨特性，在實務上便得作出犧牲，以維護國際社會對我們的信心。然而，這正是問題所在：我們墨守成規，拒絕因應實際情況變化而作出突破性應對，國際投資者對我們還會保持信心嗎？

這是否說明"一地兩檢"安排在香港獲廣泛民意支持？市民反問，在現有制度框架下，香港究竟可多做些甚麼事？國際投資者無論如何都會投向中國大陸，會否因為內地執法機關在香港的內地口岸區內執法，就選擇放棄乘坐高鐵，堅持乘坐飛機？

主席梁君彥議員在今天中午1時表示二讀辯論會在晚上7時30分左右完結，說已經展示他寬鬆處理。假如每位議員發言用盡15分鐘，7.5小時只不過意味有26位議員可以發言，但我留意到在高峰期有35名議員輪候發言。主席在4時30分也提醒議員要精簡發言，我認為這種說法有點本末倒置。其實，立法會最初並沒有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大家有公平的機會發言。我留意到，距離7時30分，現在還有大約100分鐘的時間，但輪候發言的同事還有16位，如果讓所有議員發言，其實只需多花大約兩個小時，為甚麼主席不能夠讓他們發言呢？我認為如要貫徹公平的精神，我希望——這是我就辯論安排發言的最後一句——我希望主席能夠讓所有議員在這環節中發言。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二讀，亦反對有關"一地兩檢"安排的整項法案。

《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這項規定其實非常清晰。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這做法有非常大的危險，並且是違憲的。大家在今天的辯論中也經常引述香港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我相信大律師公會的意見是需要重視的，而實際上很多人也會看到，大律師公會的意見並不是他們自己發明的，很多人亦有同感。我們看看大律師公會的意見，他們在去年12月17日發表聲明，指出如果只要把香港某地方劃出來行使內地法律，然後宣稱並非影響全香港人便可行的話，這是有違對《基本法》第十八條的正常解讀。我相信這點大家也很容易明白，如果有天將維多利亞公園或九龍公園的任何一個地方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這樣便可實施內地的法律，我相信大家是難以接受的。當然，大家會說，今次西九龍口岸區的做法是特殊做法，但如果從法律來說，這種特殊做法便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因為這做法會成為先例，這樣可能會逐步收窄市民受到《基本法》保障的空間，同時令香港本身的司法管轄區域越縮越小。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單普通市民會受到影響，《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二款所訂香港各級法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所有的案件均有審判權"這項規定亦會受到影響。在不久的將來，香港將會出現一個本來屬於香港境內、位處西九龍地底，但香港的司法機關也無法行使裁判權、施以人身保護令的地方。這情況亦嚴重侵害本地的司法獨立和尊嚴。代理主席，政府經常提到的理據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經作出決定，因此"一地兩檢"沒有違憲的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看這說法，便會看到存在很大的問題。首先，人大常委會既然是中國憲制中的設置，它亦受到中國憲法和中國的法律所約束，人大常委會並非憑空得到和可以任意行使其權力。

代理主席，在2001年的莊豐源案中，時任原訟庭法官司徒敬裁定，中國大陸的法律解釋方法，只有透過《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供的機制，才會在香港有法律約束力。換言之，人大常委會的其他決定對香港並沒有法律效力，本地法院有權覆檢人大常委會所作的決定。

所以，整個法理基礎其實十分脆弱。

代理主席，自從政府公布"一地兩檢"的方案以來，民間有很多人曾十分認真地研究政府的方案。有人提出一些替代方案，例如福田"一地兩檢"、"兩地兩檢"、車上檢、北上預檢，還有我覺得相當值得研究的西九CIQ模式，即內地人員只負責海關、入境及檢疫，這其實也是英法兩國間的"一地兩檢"模式。有建制派議員今天也提及，CIQ模式或英法模式等於"一地兩檢"，其實這只是等於CIQ模式而已，不能與我們現時討論的"一地兩檢"相提並論。我覺得這些方案均值得探討，但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機會進行探討。實際上，在8年前，即高鐵撥款提交立法會前，更曾經討論車站應否設在錦上路，而我覺得錦上路方案亦非常值得研究。不過，很可惜，現時已是明日黃花的方案。由於政府一直不肯公開辯論和公開諮詢，堅持盡快提交立法會和盡快通過，所以，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和方案都無法提出。

去年10月，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曾經就"一地兩檢"進行內部調查，訪問了835位會員，當中有不少人支持"一地兩檢"，即有近四成受訪者表示支持，與社會上很多諮詢的結果接近，即有接近一半人支持。但與此同時，六成五的人認為政府需要進行公眾諮詢，大多數人認為諮詢是重要的，同時亦認為如果不進行諮詢，將危害大家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我發覺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便是一些大家認為要進行諮詢的重大問題，很多時候在諮詢完結便沒了下文，例如全民退休保障、最高工時、取消強積金對沖——我希望未來會就此課題取得進展。但是，對於一些有巨大爭議、可能損害市民權益的事情，政府卻堅持不進行公眾諮詢，例如高鐵、東北發展等。這次我們討論的"一地兩檢"安排，我覺得應該要有很清楚和完整的公眾諮詢；如果不進行公眾諮詢，將帶來很大的社會撕裂、紛爭，而最重要的是會帶來不信任，我希望政府能夠臨崖勒馬。

代理主席，很高興《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終於恢復二讀，我亦希望我們能夠盡快完成立法程序，讓"一地兩檢"可以早日落實。社會上有些人很抗拒與內地融合，所以無論廣深港高速鐵路有多少優點，在他們眼中也是缺點，甚至認為背後有驚天大陰謀，本身已有既定立場。即使他們明知高鐵與"一地兩檢"對香港有多重要，亦明知有廣泛民意支持，也要抹黑、醜化高鐵，"阻着地球轉"。所謂"要致富，先修路"，交通基建是人流、物流互通的基本條件，而正正因為有完善的交通網絡，才能夠拉近地區之間的距離。隨着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在未來數月投入服務，特別是高鐵可以把我們連接到國家高鐵網，將大大改善我們的交通情況和提升交通實力。代理主席，我一直認為香港需要高鐵多於高鐵需要香港。

高鐵網接通各個主要城市，亦帶動沿線地區的發展，促進當地經濟活動。無論是公幹或旅遊，均快捷方便得多。當高鐵網遍布全國，連中西部地區亦有高鐵連接時，如果在南方的高鐵只能連接深圳而無法進入香港，我們還如何稱得上國際城市？簡直是落後城市。高鐵要發揮最大效力，方便乘客，當然不會令每位乘客要攜着行李上車、下車過關。"一地兩檢"讓乘客可以在香港西九龍總站完成通關手續，然後便可舒適地享受高鐵之旅，短短1小時便可直達廣州，亦可在短時間內到達內地不同省市，非常方便。代理主席，有些議員在批評高鐵及"一地兩檢"時有如先知上身，好像可以預見高鐵會出現甚麼問題般，既擔心有人會偷運軍火，又擔心會變成"屍殺列車"，但我認為他們似乎有點杞人憂天。我記得赤鱲角機場在營運初期亦曾出現混亂，亦被批評為"大白象"工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新機場不單運作暢順，更多次被評為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優秀的機場。現在我們更要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以配合不斷增加的客貨量要求。其實任何大型工程在啟用後總有一段磨合期及適應期，但這並不表示有關工程無必要或不成功。我明白市民很關注高鐵在營運初期會否有瑕疵，亦關注"一地兩檢"的程序、列車班次、票價、購票手續等問題。其實市民的關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大家可以給予信心，並相信我們的法律及制度。我相信在經過磨合後，很多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主席，有市民對我說不管"三步走"還是有多少步要走，他只想少走數步，方便他乘車回鄉。如果要上車、下車，真的很麻煩，而我相信不少市民均抱持這種想法。

我知道有些議員經常說自己代表民意，但實際上卻是逆民意而行。他們根本不尊重民意，只會說自己想說的話，為反而反。主席，我們亦要多謝國家支持香港興建高鐵，讓我們能連接到國家高鐵網，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且中央在"一地兩檢"安排方面亦考慮到香港的情況和市民的關注。兩地官員花了很多心機進行商議，才達致最終方案。"一地兩檢"是對社會有裨益並具民意基礎的安排，我相信任何理智的人也應支持。主席，過去兩天，有些議員在立法會透過點算法定人數、提出休會辯論和中止待續議案等議會程序"拉布"，千方百計拖延《條例草案》的審議。他們口口聲聲代表民意，卻置大部分市民支持高鐵早日通車的意願於不顧。他們以《條例草案》違憲、違反《基本法》及所謂"割地"等為藉口，企圖引起市民恐慌，繼續與民為敵。主席，其實港珠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擺在眼前，而高鐵可以大大縮短我們往返大灣區的時間，"1小時生活圈"的概念已可實現。在高鐵通車後能方便大家在不同地方工作及生活，而對於工商業及旅遊業的發展，更能大大提升效率。如要談生意或視察廠房，即日來回並無問題。大灣區、高鐵及港珠澳大橋將為市民今後的生活帶來很大改變，而"一地兩檢"是便利市民的良方，故絕對值得支持。我希望反對派議員臨崖勒馬，盡快通過《條例草案》，讓香港趕上國家高速發展的快車。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2014年至今4年，時間說長不長，但我也算是"跟車最貼"的其中一人。我自2014年起擔任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自此每當高鐵有何風吹草動，我也會第一時間跟進。除了高鐵工程外，"一地兩檢"方案亦引起了社會的廣泛討論。

我希望大家明白，由始至終我只秉持一個原則，就是把事情做好。

在2014年，我以港區人大代表身份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可向中央提出要求，在西九高鐵站設立一個境內的內地口岸區。當時我是首個提出這項建議的人。內地口岸區有特定的範圍和用途，執行內地法律，以期落實"一地兩檢"。因為《基本法》並無提及任何有關成立內地口岸區的事宜，所以，成立內地口岸區本身有否違反《基本法》，就成為了法律上的爭拗。

我曾透過不同渠道向市民解釋高鐵的重要性和"一地兩檢"的法理依據。

在文明的社會，爭議是要靠司法手段解決，而非靠政客互罵，有人認為有違法，有人認為無違法。司長首次接受電台訪問時，明明說過香港法院有權審理，但當我在法案委員會追問司長同一個簡單的問題時，其答覆卻不知為何變得相當複雜，而小組委員會主席又指我的問題不可提出，真的莫名其妙。所以，我希望司長今天發言時重申他在電台的說話，即本地法院將有權審理。我認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除了解釋，亦有需要研究如何改善市民的觀感和信心。我明白內地口岸區......

我明白在內地口岸區內實施整套內地法律有其必要性，可防止通緝重犯南下時利用法律空隙在內地口岸區提出酷刑聲請，以逃避國家的法律制裁。有人提出內地人員可能會在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地方執法，但特區政府已向法案委員會確認，內地人員絕對不會離開禁區，亦不會在香港過夜。因此，我接觸到的大部分市民的憂慮已經大減，現時只須處理市民觀感和資訊便利的問題。大部分市民真正擔心的是在內地口岸區言論、表達和收發資訊的自由度及便利性會否被嚴重削弱。我再次秉持"為了把事情做好"的原則，去信人大常委會，建議特區政府和國家相關部門在西九龍站的內地口岸區及所有高鐵列車車廂內安裝免費無線上網設施。同時，當高鐵列車駛至深圳河以南後，免費無線上網不會受任何資訊過濾的影響，讓香港市民可以在香港特區內享受資訊流通。而在內地口岸區實施全套內地法律，固然亦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希望可以同時平衡香港市民的觀感。最近，社會開始關注高鐵在內地購票的手續費問題。有人說我一方面支持"一地兩檢"，另一方面卻批評手續費。其實，我也是想把事情做好。明顯地，想解決手續費問題，便要與中鐵談判，商討授權。

我能否交到功課是未知之數，但最低限度有內地人士致電問我心目中的月票優惠水平。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與大家分享好消息，包括月票、授權及免購票手續費等。因此，我想清楚指出，我肯定支持《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反對《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二讀，但我必須聲明我並不反對"一地兩檢"。

因為有《基本法》。第十八條寫得很清楚：內地的全國性法律不能夠在香港實施，就是如此簡單。這是對香港市民的一個保障。這要追溯至當年香港回歸時，因為兩地的制度截然不同，兩地的法治、司法制度和整個社會秩序也不同，如何保障香港可繼續我們一般正常、過往的生活方式，無論是法治、自由或社會秩序，全部也依循我們的系統？甚至是資本主義相對於社會主義，我們也不會將內地的一套加諸香港人身上，這便是《基本法》最核心之處。這項法例經過多年商議，最後中央政府自己願意確立這個基本原則，視為香港的"小憲法"。這項法律的地位是全國性法律，對香港而言，絕對等同具憲法地位。在這個基礎上，香港人獲得基本的承諾，有所保障。

香港人不會受到威脅，不用擔心會否突然被公安人員押到不知哪裏或突然要在電視上公開懺悔，承認自己犯下甚麼罪行。香港人不用擔心整個生活秩序會突然間受另一套方式主宰。這是最根本的保障，也是最基本的承諾。所以，當高鐵在10多年前、甚至20多年前開始醞釀和提出時，大家提出的第一件事，便是"一地兩檢"這個概念難以在香港境內實施。

當年袁國強說"三步走"的第一步是合作安排，第二步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在批准後，根據政府的文件，政務司司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表示人大常委會會同時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授權香港特區落實"一地兩檢"的相關事宜。

它又說實施的機構是內地機構。哪裏說內地機構是無須遵守《基本法》的？

怎樣保障香港市民？主席，你迫我們在這裏通過一項違憲的法律，這是否太過分了？

我何曾反對過方便市民？我怎會反對我們興建一些令兩地交通更暢旺的基建？

我現在不是要爭拗這些，而是說因為要訂立這項法例，連我們基本的規矩也完全破壞，硬要我們這個立法機關訂立一項違反《基本法》的法律，這是絕不能容忍的。

我不知道香港人會否後悔，不過，我一定不會是造成問題的一部分。

這件事很清楚，大家也懂得看《基本法》，無論政府如何"戾橫折曲"地說符合《基本法》，其實也無法把道理說得通。政府說那裏仍然是香港，雖然那裏被視為不是香港，於是我們仍然有很多承擔，須繼續遵守國際公約——但我不知我們可以怎樣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公約等各項公約。我不知道在內地法律和內地執法人員面前，我們可以怎樣遵守這些公約。當中出現很多我們說須保留的地方，包括僱傭衝突和僱傭權益等問題，我不知道我們可以怎樣保留這些事項，屆時由誰控制和決定甚麼事項須保留和無須保留？

我擔心香港今天付出的並非簡單的所謂爭拗，也不是小風波，特區政府今天付出的是它的基本原則；而中央政府付出的是它對香港人的承諾；香港人付出的是大家的基本價值和道德。

如何解釋這份高鐵合作協議，才能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基本法》第十八條和第二十二條清楚訂明，"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

例如，我的言論可能引起種族仇恨。

例如，根據《基本法》第一條，香港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出現某程度違反或限制違反《基本法》第一條的情況。

《基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和第二十二條全都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原則，不能容許適度違反，因此proportionality test也不適用於這些條文。否則，這些條文全都會出現灰色地帶。這就是多位同事擔心《條例草案》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造成影響的原因。他們的擔心絕對客觀，並非為反對而反對、為爭拗而爭拗。很多法律界人士，包括持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其實都心中有數。

如果可以的話，最乾脆的做法就是修改《基本法》，令到整件事情符合合憲的要求，而不是"側側膊"嘗試扭曲條文以通過一項違憲的《條例草案》。

那麼，口岸區是否仍屬於香港和香港司法管轄區的一部分呢？

我們有責任指出這些問題，向政府提出問題，以及要求政府向我們作出交代。即使建制派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也應接受民主派或法律界提出的一些尤其是違憲的理據是確實存在，並非憑空想象。

按照政府的立場，這些修正案脫離合作協議的框架，因此不能如此修訂《條例草案》。這做法實在大錯特錯，如果人大常委會與香港政府達成合作協議，或人大常委會頒布命令或指令香港立法會通過某些法例，難道立法會就必須原文通過這些法例，不能作出刪減或修改嗎？立法會又如何根據《基本法》行使權力呢？政府的做法將會造成非常深遠的影響。如果政府今天說人大有權直接指令立法會通過一項法例，而且一字不能修改，這正是為何很多香港人雖然明白興建高鐵本身的價值，卻質疑高鐵導致《基本法》與"一國兩制"出現漏洞的原因。高鐵對立法會的權力造成這麼深遠的影響，這是否符合社會的期望呢？

但作為從政者，我們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站得更穩。如果一件事明顯違反《基本法》，卻因為現時可能有超過五成民意支持，我們就置諸不理，那麼我們並沒有履行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職能。我們曾經宣誓要捍衞《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並且作出了承諾，如果在審議一項明顯違憲的法例的時候，卻因為顧及民意而不說出應該說的話、不指出應該指出的問題，我們便是沒有盡責。大陸法和普通法的法治精神都是一樣，那就是按照法律條文的字眼解釋法例，這種法治精神是全世界所有法律制度最核心和適用的要點。我們今天要通過的《條例草案》，根本扭曲了《基本法》亦即是憲法最重要的數項條文。

主席，我好像中了六合彩般，難得有機會發言，因為我預計所餘時間不多，我應該排在時限之後。

容我大膽地闖入我們最弱的一關，便是法律這一關。當然，我聽到很多建制派同事在發言中提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無上權威，特別是梁美芬議員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性質上已達法律效果，無需釋法。

我在一方面是較為熟習普通法的法律執業者，另一方面也曾修讀中國法律——雖然只是皮毛——亦曾不斷查看有關文獻和論述，我也遇到一個難題，便是究竟在人大常委會的無上權威下，我們應否多走半步，令到任何瑕疵也能消除，使之符合憲法，甚至令所有香港法律執業者，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內所有不斷史無前例地反對這項《條例草案》的大律師，均要閉嘴？

主席，我和很多市民一樣，很期待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能如期於今年第三季通車，並希望西九龍站最終能實施"一地兩檢"，因為對香港而言，只有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才能讓高鐵香港段發揮最大效益。落實"一地兩檢"安排須經過"三步走"的程序，由2017年11月中啟動至今，現已到了最終的第三步。這一步不單是高鐵香港段如期在今年9月通車的關鍵，對香港整體而言更有着巨大、深遠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所以，我會支持《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盡快通過，達致高鐵香港段如期在今年第三季通車。

因此，我認為人大常委會在2017年12月27日作出的決定，已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穩妥的法律基礎，很多人對"一地兩檢"安排提出質疑，正是因為他們未能接受這個事實。此外，《合作安排》已得到人大常委會批准和確認，說明《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基本法》，這點毋庸置疑。主席，過去數個月，我也有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法案委員會就《條例草案》進行了非常全面的討論。法案委員會曾舉行兩次公聽會，聽取公眾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共有218名團體代表及個別人士出席，當中大多數表示支持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雖然社會上至今仍有部分人堅持"你有你講，我有我講"，繼續盲目質疑，甚至堅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便會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剝奪香港人的利益和權益。亦有很多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內千方百計，務求拖延《條例草案》的通過，甚至將之拉倒，令"一地兩檢"安排無法如期在西九龍站實施。

反對派可能因此達到他們的政治任務和目的，但同時會影響高鐵無法如期在今年第三季通車；更嚴重的是，此舉會損害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因此，為了香港好、香港人好，我希望市民能理性思考這問題，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多些信心，支持《條例草案》早日通過。

然而，大家也知道在議會現有結構下，我們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必定不會獲得通過，所以我們現在才進入另一環節，就是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基於我對中止待續議案的立場，我對《條例草案》同樣表示反對。

與此同時，政府有責任向社會大眾詳細交代法例涉及憲制方面的事宜。

第一，很多官員以至是支持《條例草案》的人，不斷指出《條例草案》可為香港帶來正面經濟效益，特別是"一地兩檢"的模式，更可帶來非常方便的效果，所以在這前提下，大家不應反對"一地兩檢"的安排。主席，大家也知道"一地兩檢"的模式無疑是方便、快捷，而其他國家也因此而採用"一地兩檢"的模式。

這做法完全違反及破壞1997年回歸時所討論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前提。

在這一點上，我們怎可以接受及支持有關安排呢？

政府採取的方法很簡單，便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完全不理不睬。當我們舉行事務委員會會議時，當局特別是局長採取的態度，要不是支吾以對，便是當"人肉錄音機"，不斷重播同一番說話。

請問為何現時電視屏幕上輪候發言的議員人數是11名，但所顯示的名字卻只是指張華峰議員不在席，並沒有顯示第二、第三名輪候發言的議員的名字呢？

而且，議員發言時已不斷論述《條例草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以至修正案內容，這些實際上已是二讀辯論甚至全體委員會審議的議題。

儘管如此，我仍然容許議員進行二讀辯論接近8小時。我也留意到有議員聽到我的呼籲，盡量精簡發言，以便讓更多議員可以表達意見。換言之，議員就有關議題已辯論了超過17小時。我認為議員已有合理及充分時間辯論二讀議案。況且，議員仍可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期間深入討論《條例草案》的修正案，亦可在三讀辯論中，就是否支持《條例草案》的內容表達意見。基於上述原因，我認為我的決定恰當，而且沒有必要延長二讀議案的辯論。

請你不要混為一談，從而作出一個不合理的決定，便是終止議員的發言......

主席剛才的裁決，也令我們非常反感和失望。一直以來，二讀辯論除了是讓議員發表意見外，也是對政府提出的議案表達意見，但很可惜，現時主席卻限制了可以發言的議員的數目，導致有議員的權利遭剝奪，這不僅是不公道，根本是剝奪民主權利。我曾經說過，議員是由市民選出的，而市民賦予我們的責任，除了表達意見外，還要監察政府，並且向政府提出意見。如果你剝奪我們的權利，即剝奪了民主權利，剝奪了市民的付託。

主席，我只是希望你能夠更改你的決定。除了提出你更改決定的要求外，我還想說說"一地兩檢"的問題。

在實際運作方面，有很多市民也一直擔驚受怕，特別是元朗的居民很擔心。現在高鐵在運作上已出現很多問題，例如噪音、震動等，導致一些大廈的建築物出現裂縫。就這些問題，究竟政府採取了甚麼態度來處理？政府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政府至今似乎仍然是像我剛才所說般，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好像不知道有這些事情一樣，但新聞傳媒已經很清楚地報道了。除了這個問題外，很多其他運作上的問題也提出了，但政府也是完全不理會。政府是否有責任把《條例草案》收回？收回《條例草案》重新檢視，而不是強行推出來，進行二讀、三讀。

不是政府，而是消費者、市民大眾。所以，我認為《條例草案》基本上是倉卒地提交立法會的，而整個高鐵的工程、運作等亦十分倉卒，"急上馬"，有很多地方不理想。

主席，很多人說我們妨礙香港經濟發展，不能為香港的民生盡一點力，但事實上，這個議會、體制正是這樣，政府在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上加設障礙，把它要通過的事項交到立法會，不想通過的便不理會。因此，如果將責任只放在我們身上，我認為絕不公道。我認為政府必須重新檢視"一地兩檢"，看看用甚麼態度來回應社會現時關注的問題，以及在剛才所說的幾方面，特別是在憲政上、安全上、運作上等，也給予確實的回應。
我現在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我留意到你剛才說在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時大家已經發言，但你要弄清楚，在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時發言的議員，包括我在內，也被你叫停數次，要求我們的發言只能圍繞中止待續議案。其實，你可以看看，現時輪候發言的議員有11位，當中有很多並不在席或不打算發言，只要你讓其他想發言的議員發言，所牽涉的時間可能只是一兩小時，對於整項法案的進度未必有太大的影響。我懇請主席再次考慮我們的要求，容許每一位在二讀辯論階段時已按下"要求發言"按鈕，但仍未有機會發言的議員發言。其實，他們的發言時間可能只需一兩小時，希望主席你重新考慮，謝謝。

各位議員有甚麼規程問題？

在6月當中，不計今次的會議，我們還有3次會議，我們有足夠時間讓現正輪候的11位議員發言，而我們最遲也可以在6月第三次會議完成審議工作。

主席，第一，我請你收回你剛才說陳淑莊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544條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辯論是浪費時間這句說話。這項議案是根據《議事規則》提出，是否浪費時間、有沒有價值由議員決定，主席應該中立，不應該將中止待續議案定性為浪費時間。第二，我真的懇請主席讓議員就《條例草案》的二讀發言，因為這情況過去從來未曾出現過，也就是在法案二讀時，有議員連一次發言機會也沒有，否則你可能會引起司法覆核。這是我對你的忠告。
陳志全議員，如果你有留心聆聽，我剛才是說，議員在辯論期間亦浪費了接近三分之一時間，要求點算法定人數。

如果根據你所說，我們有同事在做一些浪費時間的事，例如提出中止待續議案，但我並沒有參與。

主席，請你聽我把話說完，這也是規程問題。根據傳媒報道，你說二讀辯論的時間有8小時，如果數算一下，我們今天辯論了多少個小時？

主席，我發言也是想說，我既然已經在席，我既然是已經按下按鈕的議員，你沒有理由剝奪我發言的權利。我有需要在歷史上留下這紀錄，述明在法案二讀時，我是在原則上反對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因為這項《條例草案》違法、違憲。

我的問題很簡單，就是希望你注意，文明社會立法機關的議會精神，是要讓每位議員也有平等機會發言。議員當然可以選擇不發言，但現在有議員要求發言，你卻因為時間所限不讓他們發言。

廣告商會不高興嗎？這是不成立的，我希望你三思。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171條，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包括你在內。你剛才多次提到點算法定人數浪費時間，難道你認為《議事規則》訂立這一條是浪費時間？很多議員希望發言時有更多同事聽到他的觀點，他亦有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你怎能說這是浪費時間？

主席，首先政府團隊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請容許我繼續......

主席，首先政府團隊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全體64名委員，尤其......

林卓廷議員，我警告你，你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首先政府團隊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全體64名委員，尤其是主席葉劉淑儀議員、副主席張國鈞議員，以及立法會秘書處同事及法律顧問作出的努力，令《廣深港高鐵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朱凱廸議員，你行為極不檢點，請立即離開會議廳。

我想很鄭重告知梁君彥主席，剛才特別提到有11位已按下"發言按鈕"，輪候在二讀發言的議員必須履行職務，而且享有發言權，特別是你剛才指李國麟議員下午不在會議廳。

主席閣下離開會議廳外出吃飯看不到李議員，卻指他不在會議廳，從而剝奪他在二讀的發言權，這是絕對不適合......所以，請你......

我真的要問清楚，你可知何謂平等機會精神？

我的裁決是不容辯論的。

你不能說你有權控制會議，便可以完全漠視議會的傳統和規則。你不應有權用盡，梁君彥！

主席，其實剛才胡志偉議員說得很對，你只需讓餘下的11位議員完成發言。我不知道今天的會議何時完結，如果你打算在晚上10時宣布休會，其實就有足夠時間讓大家發言，然後在下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才進行表決，這個安排很合理，為何你不考慮這個安排，而一定要用限制議員發言的方式來處理這個議案？

如果連發言的機會也沒有，這個立法會如何能讓香港市民信服？
主席，我在立法會經歷過3任主席：范徐麗泰、曾鈺成及你，當中你的表現、見識和做法是最差的。

你不要以為有保皇黨、建制派包庇你，你便可以為所欲為。

主席，你不是這樣吧。
主席，我在今天發言時已經說過，我是新任議員，你是新任主席，你不懂如何當主席可以向曾鈺成請教。根據《議事規則》第543條，"立法會即須進行二讀該法案的程序，議員可就該議案辯論該法案的整體優劣及原則。

我不知道你何時會趕走其他同事，我要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亦希望提醒你作出更好的決定。

現在一部分議員因你的決定而無法發言，我覺得你要為此負上責任，亦希望你能夠糾正錯誤。

我們今天討論了相稱驗證準則，請問主席，你施加這種限制是否合乎相稱驗證準則的4個步驟？擬議限制是否為了達致某合法目的？擬議限制是否與該合法目的有合理關連？擬議限制是否有超越為達致該合法目的所需的程度？